主席，我謹以《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商議工作的重點。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5次會議，並聽取了團體及個別人士的意見。

部分委員關注到，在市面上銷售，主要由中藥材作為有效成分組成，但添加了其他物料或物質的各類口服產品，以及含有中藥材的瓶裝飲品，由於不符合《中醫藥條例》訂明的中成藥定義，因此目前並不受《條例》所規管。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這些產品也不屬中藥安全令的涵蓋範圍。委員對這些產品對公眾健康可能帶來的風險表示憂慮。此外，大多數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回應中醫藥業界多年來的要求，盡快對《條例》作出全面檢討。政府當局表示，現正探討修訂《條例》下的中成藥定義，以加強規管。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豁下的中藥組已為此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就此事進行研究。視乎工作小組提出的建議和中藥組的意見，當局會就任何有關《條例》下的中成藥定義的建議修訂，進行廣泛諮詢，並且在適當情況下，藉另一次立法工作提出有關的法例修訂。至於全面檢討《條例》的具體時間表，當局承諾會與中醫藥業界進一步商討，並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這方面的未來路向。委員察悉，《條例草案》賦權衞生署署長，指示任何人停止銷售，以及從市場收回任何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的中藥產品。部分委員關注，現行中藥材和中成藥恆常市場監測系統下的抽查方法和檢測標準，是否可確保中藥安全令有效地執行。在中藥材方面，他們認為衞生署應加強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的監測系統，以適時識別及收回不合規格的中藥材。此外，當局亦應定期檢討及更新中藥材的農藥殘留及重金屬的監測標準，確保與相關的國際標準看齊，並採用適當的檢測方法，以便評估市面上的中藥材會否對服用人士構成健康風險，而須發出中藥安全令。至於中成藥方面，部分委員認為，針對現時有未經註冊的中成藥在市面供應的情況，衞生署除了對本地持牌中藥商的處所進行例行和突擊巡查外，在將來亦應把巡查範圍擴大至其他零售點，並增加例行巡查的次數。此外，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監察在中成藥製造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中間產品的品質，並長遠而言，強制執行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的規定，以進一步確保中成藥的安全和品質。委員亦對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收回有問題產品的程序，以及商戶如未能把有關產品全數收回，因而要負上的法律責任等事宜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日後在執行中藥安全令時，衞生署會採取與現時中藥產品收回制度相同的處理方法，就每宗個案與受中藥安全令約束人士商討執行細節和時限。在《條例草案》通過後，中藥組亦會更新相關的執業指引和《中藥產品回收指引》，以協助有關持牌中藥商，設立和維持一套有效的管控制度，讓有關持牌人在所銷售或分銷的中藥產品一旦被發現屬危險、危害健康或不適宜人類服用時，可以迅速及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把有關產品全部收回。委員察悉，《條例草案》制訂了免責辯護的條文，並設立了上訴機制，讓受中藥安全令約束的人士，可就衞生署署長的決定提出上訴。主席，經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政府當局會對《條例草案》動議若干行文、技術和相應的修訂。法案委員會對政府當局稍後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以上是我就法案委員會工作作出的報告。我現在會表達我個人對《條例草案》的意見。主席，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主要是賦權衞生署署長在指明的特定情況下作出中藥安全令，以禁止一些可能對使用者構成安全風險的中成藥及中藥產品在市場上銷售，並予以收回。簡單而言，這次的修訂其實只是補洞。根據業界指出，其實類似的運作，即當衞生署發現特定中成藥或中藥產品對使用者構成潛在安全風險時，一般會要求有關方面停止銷售並作出回收。雖然有關回收操作其實是以自願性質執行，但絕大部分業界均會遵從衞生署的相關要求。這運作在過去一直存在，並且行之有效。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5次會議，在當中兩次的會議席上，我們聆聽了業界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其實，每次我們在聆聽公眾人士的意見時，有很多業界代表出席，我想這除了反映議員和業界也是盡責地審議《條例草案》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在過去一段長時間也忽略了本港的中醫藥產業發展的規劃，更未有為此訂下明確的發展目標，以致今天我們看見相關的規管制度大大落後於現實的情況。我認為這次在委員會內一眾委員和業界對《條例》有很多意見是有原因的。事實上，我們清楚明白到委員和業界也並非反對是次修訂，而是希望看見更完整，並且到位的修訂。事實是，正如在公聽會上大部分業界朋友也提到，《條例》在1999年制定，生效至今已接近20年，但多年來也沒有進行重大的檢討和修訂。我們可以想象，20年前的市場生態與今天的市場生態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特別是近年的一些影射藥和保健食品等的問題非常猖獗，的確對業界造成很大衝擊。我必須指出，作為影響本港中醫藥發展的主要規管架構，《條例》的檢討和修訂實在是必要的。《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此項條文已明確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中醫藥發展應與西醫藥發展並存、並行和並重。因此，對於有委員和業界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表示，希望政府當局盡快就《條例》作出完整的檢討和修訂，以配合實際發展，工聯會對此表示同意並支持，亦希望政府能夠盡快着手跟進。事實上，我相信大部分委員和業界人士與我一樣，對這次修訂的相關內容是支持的，特別是針對在修訂後，有關規管並不是單單對持牌製造商有效，而是對非持牌或其他非法生產中成藥的製造商均施以監管，有關中成藥製造商在未來如拒絕遵守安全令，須負上刑事責任，這大大提升阻嚇力，有望提升對市民的保障。主席，我們也知道食物及衞生局將會重組，並設立中醫藥處以統籌本港中醫藥發展的政策事宜。我們期望《條例》相關的檢討和修訂工作可以盡快完成，除了盡快處理中成藥定義及檢測安全準則的問題外，亦須加快速度處理其他與中醫藥發展相關的問題，例如保健、健康食品的註冊及規管、中醫醫院的發展、中藥師和中藥員的培訓，以及長遠專業發展等其他議題。眾所周知，本屆政府明言要推動基層醫療的發展，而中醫中藥正好可配合基層醫療促進健康、源頭堵截及基層防護等功能。善用本港中醫藥醫療資源及人才，為中醫藥建立一套完整而健康的發展模式，正好配合發展基層醫療的大方向。我希望當局聽到議員、業界和市民的訴求，盡快檢討《條例》，認真推動本港中醫藥的發展。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我亦有參與這項《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政府今次提出修訂其實是源自2015年的一宗法庭判決，在民興藥品代理國際有限公司訴衞生署署長一案中，法庭判決衞生署署長並無合法權力可以指令持牌中成藥批發商回收懷疑未經註冊的中成藥。事後政府才猛然醒覺條例存在漏洞。我們知道，如果食物出現問題，我們可透過食物安全命令回收食物，政府有法定權力賦予食物環境衞生署這樣做。可是，如果發現中藥有問題而政府想下令回收問題藥物或藥材時，原來法例並無訂明政府有此權力。

修補法律漏洞是政府必須做的，故我們亦支持政府這做法。《條例》經修訂後，衞生署署長可獲賦權在指明情況下作出中藥安全令，以禁止銷售或回收有問題的中藥或相關產品。

在今次的修訂過程中，我與政府曾多番商討，包括在會議上及會議外的其他場合。

我們認為這些也是相關的工作。政府要為中藥材建立一套標準及規管架構，道路其實非常漫長。

單是透過我們今天討論的這項《條例草案》填補漏洞，其實未能完全回應我剛才提到對整個中醫藥制度作出安全規管的訴求。所以，我與民主黨很希望政府今次走出這一步後不會停止工作。

由於我參與食物安全的工作已有數年時間，因而知道在食物含重金屬的標準方面，政府其實正在進行修訂，並已完成諮詢，將於下一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建議。

就這些問題，衞生署並未解答我在法案委員會提出的疑問。我除了參與食物安全工作外，過去數年，我亦有在市面上不同店鋪購買不同的中藥材交給實驗室化驗，看看含有甚麼除害劑及有沒有超標。

民主黨在半年前亦特別就中藥材再進行另一項測試，以測試中藥材中二氧化硫的含量，結果在20個樣本中發現8個樣本的二氧化硫含量超出《中國藥典》的標準。我指出樣本超出《中國藥典》的標準，目的是想議員明白，國內反而有為中藥材制訂標準，例如藥材中二氧化硫的含量，但香港卻沒有，這是否遺漏呢？所以，香港在中藥材方面的漏洞十分多，今天我們只是填補一個小洞而已，我希望食物及衞生局可以責成衞生署做好中藥安全的工作。現時衞生署恆常檢測中藥材中37項農藥殘留量及4項重金屬含量；但市面用於種植的農藥超過300多種。

過去數年，我發現政府傾向刻意淡化中藥的農藥超標問題。衞生署在檢測結果發現有問題時，所採用的是類似檢測食水中是否含鉛的抽樣方法。

政府會就中藥材的農藥殘留及重金屬含量分兩階段進行檢測。在第一個階段——國內也採用這做法——也就是在中藥材買回來未煎煮之前，政府會檢測樣本是否含有該37種農藥及4種重金屬，以及其殘留量及含量。如果發現當中的農藥殘留量或重金屬含量水平超出訂明的標準，這其實已等於超標，但藥材在這階段驗出的農藥及重金屬即使超標，也不會視作超標，而是會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的測試。政府會將中藥材煎煮成藥湯，然後再檢驗當中的農藥殘留量及重金屬水平。

中醫藥最精彩之處便是以多種中藥混合煎煮為病人治療或鞏固健康。

歐盟、英國及美國在藥用植物及製劑上就部分農藥訂定最高殘留量標準。《歐洲藥典8.6》及《英國藥典2016》訂立了105項的農藥殘留量標準，而《美國藥典39》則訂立了106項農業殘留量標準。華人地區很重視草本藥物，但強制性檢測的標準不多。如果我們要令中醫藥建立如西醫般的整全體系，便需要在建立中藥材及中成藥的標準上做更多的工作，國際社會才會對中醫藥的長遠發展及療效建立信心。主席，由於我想提出5點，但現時只提出兩點，所以我稍後的發言會再提及中藥材中特別是二氧化硫含量的問題。

主席，中醫藥業是我代表的批發及零售界所涵蓋的85個商會之一，所以我一直積極跟進《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並與業界有深入的溝通。簡單而言，《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賦權衞生署署長，若認為某些中成藥或相關產品損害健康，對公眾環境衞生造成危害，以及不適合人體服用，就可以發出中藥安全令，禁止銷售及供應該等產品及回收該等產品。業界原則上支持政府今次的修訂建議，因為這樣做可以堵塞現行法例上衞生署署長沒有權力發出回收指令的漏洞，令一些有安全問題的中藥材或中成藥得以有效回收，以保障公眾健康。

我尤其關注署長採取甚麼準則及標準，以評估中藥商有否遵從中藥安全令。

因此，我希望政府當局——正如之前在法案委員會中所言——在《條例草案》實施一段時間之後進行全面檢討，以及再充分諮詢業界。除此之外，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業界一再表達對《中醫藥條例》不滿意的地方，特別是"中成藥"的定義及中成藥產品註冊的問題。

除了"中成藥"的定義，我也藉此機會談談《條例》在1999年制定，經過了20年的實施，當中有很多條文可能已經不合時宜，有需要更新。

其實艾灸、推拿的好處是甚麼呢？

我知道黃碧雲議員極度關注香港市民的健康，所以對於任何有關食物安全的法例，她也有極高的要求。

政府應如何保障市民？

尤其是中藥材來自世界各地，其種植土壤或種植方法也不同，各地的指標也有別。

自《中醫藥條例》生效後，在香港銷售的所有中成藥均須註冊並受到監管，以保障市民。我們當然認為這是好事，因為納入規管後，市民的利益獲得保障。然而，《條例》生效20年以來，情況可謂千瘡百孔，因為《條例》制定後衍生了各種問題，亦出現了很多扭曲的現象。

大家會奇怪，為何《條例》並無賦權政府指令回收有問題或懷疑沒有註冊的產品？

大家已經可以看出問題，便是原來政府無權指令回收某種他們信納有問題的產品。是次修訂亦純粹因為政府輸了一宗官司，才提出修補此漏洞。由於是次修補漏洞關乎市民的利益，民建聯當然會支持。過去數年，我走訪了業界，進行了多項調查，分別在2014年和2016年發表了"香港中藥產業發展建議書一"及"香港中藥產業發展建議書二"")。

有很多處方都是憑經驗所得，或者歷史流傳下來，有些甚至由光緒年間流傳至今，繼續在香港出售。這些處方經證實有效，但若要在實驗室內進行對照，得出檢測報告，是極度困難的。所以，現時中藥註冊的進度非常緩慢。不過，我們看到政府聆聽了我的意見後，願意撥款聘請專業團體協助業界註冊，第一期的試驗工作已經完成，亦成功協助了數種藥物註冊。

我之前經常以供女士服用的藥品天喜丸為例。天喜丸的成分必須包括雞，而基本上所有雞隻在藥典中也屬於中藥，除了一種雞不屬於中藥，學名叫吐綬雞，即是火雞。火雞並非中藥，因此，非常聰明的商人便在製造天喜丸時加入吐綬雞，於是，藥方內雖然有九成材料均屬中藥，但有一種成分吐綬雞不屬於中藥，因此便不是純粹由中藥材製成，根據現行《條例》無須註冊，只視作食品。天喜丸本來是一種藥品，卻因為加入了吐綬雞，便不屬於藥品，無須註冊。試想想，同樣是天喜丸，有些品牌花了數百萬元註冊，有品牌加入吐綬雞便可立即發售。市面上的產品中，天喜丸只是冰山一角。

這些食品充斥香港的中成藥市場，而且數量有上升趨勢。

所以，我們認為《條例》還有很多漏洞，而我們今天只是踏出修補漏洞的第一步。

我希望署方或局方有機會回答我這個問題。規定藥廠不能生產食品，也不是修補漏洞的最佳辦法，因為藥廠可以透過食物加工場加工，或將藥廠變成食物加工場，多取一個牌照後又可以繼續生產售賣，無須註冊為中成藥，大大節省成本，而且出售後不受任何規管。

中成藥不註冊，可能因為註冊十分困難，也可能因為市場充斥着"1+7"營養資料標籤食品，令它們再沒有生存空間。

主席，我謹此陳辭。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辯。

主席，我首先要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麥美娟議員、法案委員會各委員和立法會秘書處同事作出的努力，令《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在於賦權衞生署署長在指明的情況下作出中藥安全令，禁止銷售某種中藥或相關產品，以及指示回收該種中藥或相關產品，並確保該中藥安全令得以有效和順利執行，以保障公眾健康。署長獲授權後，可命令任何曾銷售該中藥材、中成藥及中間產品的人士，不論是否屬於《中醫藥條例》下的持牌商，從市場收回該等中藥材、中成藥和中間產品，並發出命令禁止銷售有關產品。除賦權衞生署署長發出中藥安全令外，政府亦建議在《條例》引入上訴機制，讓受中藥安全令約束的人可就署長的決定提出上訴。

此外，政府檢討《條例》後，發現目前《條例》或其附屬法例中，並無條文規定無牌商戶必須按衞生署署長的指示，收回可能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的中成藥或中藥材，例如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分銷中藥材，以及分銷未經註冊的中成藥等。有見及此，政府認為有需要修訂《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堵塞現有的法例漏洞，從而賦予衞生署署長法定權力，命令任何人士從市面收回可能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的中藥材或中成藥，以加強規管。《條例草案》在去年6月提交立法會審議。法案委員會共召開了5次會議。經過5次會議後，我很高興法案委員會委員支持《條例草案》提出的建議修訂，以及由政府提出，主要就《條例草案》作出技術性或文本修訂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下我會簡單介紹《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首先，《條例草案》建議《條例》加入新條文第138B至138I條，以清楚列明發出中藥安全令、更改令及撤銷令的方式和效力，讓業界清楚明白其責任和命令的運作細節。《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條例》第141條，以引入上訴機制，讓受中藥安全令約束的人士可就衞生署署長的決定提出上訴，以確保所有個案得到公平公正處理。在罰則方面，建議《條例》加入新條文第138K至138L條，訂明如受中藥安全令約束的人不遵從或拒絕遵從中藥安全令的任何規定，即屬犯罪，可處第6級罰款，即10萬元及監禁兩年。建議的罰則與現時違反《條例》大多數其他條文的罰則相同。另外，為有效和順利執行中藥安全令，《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相關條文，包括修訂《條例》第159條有關送達通知和命令的條文，列明送達有關通知或命令的方式，例如親身送遞、郵遞或留在其相關地址；以及修訂《中藥規例》內有關設立和維持一套管控制度的條文，令中藥材、中成藥及/或中間產品得以迅速及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得以全部收回。法案委員會已討論有關中藥安全令的執行細節，包括涵蓋範圍、作出的原則、收回的程序及上訴機制等。儘管有委員提出《條例》下其他有關中藥規管的問題，委員均支持《條例草案》，也沒有對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表示異議。法案委員會亦舉辦了兩次公聽會與團體會面，不少出席的團體和人士明確表示希望盡快通過《條例草案》，讓公眾健康及早獲得更佳保障。在諮詢工作方面，衞生署在2017年1月至2月就擬議修正案諮詢公眾和業界，為期7星期。其間，衞生署與16個中藥商商會舉行會議，並為個別持牌中藥商舉辦了6場簡介會。公眾和業界普遍認同有需要修訂法例，並支持《條例草案》。

我多謝麥美娟議員以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提出對政府發展中醫藥的期望。政府非常關注中醫藥服務的長遠規劃及定位。

陳恒鑌議員提及我們會設立的5億元專項基金，這亦是由中醫藥處負責統籌，用作支持中醫藥業的發展，包括支持應用研究、中醫專科發展、促進知識互通和跨市場合作等工作，並協助本地中藥商的生產及註冊中成藥工作。

就《條例》作出的修訂，我們認為需要和中藥業界進一步商討，以了解不同持份者對《條例》現行條文的意見，才可訂定檢討《條例》的細節和時間表。我們會透過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向不同委員，包括中醫、中藥、學術、科研、醫療等界別和業外人士，就推動香港中醫中藥發展的長遠政策及措施聚焦進行不同範圍的討論，包括對《條例》現行條文的意見。衞生署亦會繼續就有關事宜與業界保持溝通，希望在平衡保障公眾健康和支持中藥業發展之間，繼續完善《中醫藥條例》下的規管制度。我們明白今次《條例草案》是第一步，我們日後會繼續完善規管中藥的工作，並適時向議員匯報這方面的未來路向。

我們剛才也有提及如何加強這方面的規管。法案委員會已備悉並指出這事項不是是次《條例草案》的目的。雖然如此，我們亦非常關注仿中成藥的保健產品在市場出售對市民可能構成的健康風險。在必須平衡業界的關注和有需要保障公眾健康的情況下，政府同意有需要檢視"中成藥"的定義和相關條文，以加強現時對上述產品的法例規管。由於牽涉不同持份者，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中藥組已成立工作小組專責就此議題作全面審視並提供意見。我們會適時向議員匯報這方面的進展。

現時，政府採取一個多管齊下的規管策略，透過一系列現有的法例作出規管，視乎個別產品的性質、成分、所聲稱的內容、用途、用法、用量、包裝規格等，從不同角度作出特定的規管，多管齊下地發揮功能，保障市民。縱使如此，正如剛才提及，我們會成立工作小組，專責檢視這議題。

根據《中藥規例》，中藥材批發商、中成藥製造商和中成藥批發商均須確保設立和維持一套管控制度，以便在一旦發現其銷售的中藥材或中成藥屬危險、危害健康或不適宜人類服用時，能迅速及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收回所有有關產品。為協助業界設立有關的中藥產品回收制度，中藥組於2005年已制訂《中藥產品回收指引》，向中藥商提供指引。

根據指引，商戶須在合理範圍內盡可能向客戶收回產品，而在回收時，有關商戶應監管回收工作的成效及進度。每次回收行動應視作獨立的個案處理，並應考慮問題的性質、顧客安全、銷售網絡等因素，以制訂回收策略。為了減輕問題產品可能導致的風險，收回產品的工作通常須在最短時間內進行，每次回收行動亦應視作獨立個案處理。在發出回收命令時，衞生署會確保與有關藥商充分溝通，並考慮問題的性質、銷售網絡等因素評估有問題的產品，考慮該產品在使用及接觸後會否對人體造成短暫、可治癒、輕微的健康問題，抑或對健康構成嚴重不良的後果，甚至導致死亡，以制訂合適的回收方法。上述的指引和運作模式一直行之有效。是次修訂建議主要旨在賦予衞生署署長法定權力，作出從市場收回中成藥或中藥材的指令，並不會改變原有的回收程序。

衞生署現時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檢測中藥材，一是透過恆常市場監測系統進行抽樣檢驗；二是進行針對性檢驗，即從其他渠道，包括中藥不良反應呈報系統、市民投訴、其他政府部門轉介等取得特定的中藥材樣本進行檢驗。衞生署亦會透過恆常市場監測系統對中藥材進行抽樣檢驗，市場監測範圍為受《條例》規管的附表中藥材，包括31種附表1及574種附表2中藥材。衞生署每月會抽取約45個中藥材樣本作檢驗，而恆常檢驗項目包括農藥殘留量、重金屬含量和性狀鑑別，以監察受《條例》規管的中藥材的品質和安全性。

把中藥材煎煮成湯藥後才檢測農藥殘留的做法，較接近供人服用時的狀況，故此用作評估中藥材對服藥人士所構成的風險，衞生署認為此做法較為恰當。有關檢測的程序和範圍分別獲中藥組和香港中藥材標準計劃下科學委員會的國際專家委員會認可。

衞生署如發現第二階段檢測結果超出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會進行調查和採取相關的風險管理程序。主席、各位議員，從上述的介紹可見到我們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旨在提升香港中藥的監管水平，而在草擬過程中，有關持份者已獲得充分諮詢。我們亦感謝法案委員會支持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讓我們早日完善香港的中藥規管機制，令市民能得到更佳保障。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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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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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3及6至12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其實，如果在這階段發現超標，根本不會知道究竟是哪一種藥材導致最後煎煮出來的藥湯超標，故此無法進行中藥安全令所指示的回收。

我希望政府能提供清晰的時間表，說明《條例草案》於今天通過後，將何時處理關於中藥材或中成藥的二氧化硫含量問題。業界使用硫磺來燻製中藥材，由來已久，已超過100年，但政府一直沒有管制。使用硫磺燻製中藥，主要目的是令中藥材保濕以增加重量，或漂白改善外觀，令賣相較好，又或是為了在貯存時避免蟲蛀或防霉等。很多時候，有些業界人士會使用硫磺燻製中藥材。但是，中藥材經硫磺燻製後，會殘留二氧化硫，而過量的二氧化硫會引起服用者咽喉疼痛、腸胃損傷等不良反應，對肝、腎等亦有毒性。硫磺亦含有砷及汞等雜質，過量蒸燻後，這些重金屬元素會滲進藥材，若長期服用，便會在體內積存，危害健康。我希望政府會說清楚何時規管。中國內地、台灣、南韓及歐美等地均已就中藥材的二氧化硫含量訂定標準，世界衞生組織聯合食品添加劑專家委員會亦已對二氧化硫作為食物添加劑的危險性作出評估，釐定二氧化硫的每天容許攝入量為每公斤0.7毫克，即一名體重為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攝入二氧化硫的分量不應超過42毫克。關於中藥材的二氧化硫含量，並無清晰的法例指引，說明當局可以收回含量超標的藥材或中成藥。雖然《食物內防腐劑規例》載有規管二氧化硫的標準，但它只適用於食物，並不適用於中藥材，而本港至今並無為中藥材的二氧化硫含量設定標準上限。我在此促請食物及衞生局參考內地及國際做法，盡快設定修訂《中醫藥條例》的時間表，加入各種中藥材的二氧化硫的法定最高含量，避免中醫藥界濫用硫磺燻製藥材。另外，剛才陳恒鑌議員亦提及進口或本地生產的中藥......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我特別提出要留意及重新審視進口中藥材的品質規管制度。就此，政府表示，按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中藥組所發出的《中藥材批發商執業指引》——即我手上這本——的規定，持牌中藥材批發商只可以向有信譽的供應商採購藥材或飲片。可是，現時在香港市面銷售的中藥材，大部分在中國內地種植和製造，然後再進口香港。

就此，衞生署究竟有否嚴格檢視現已發出的批發商牌照，檢查它們的中藥究竟從何而來？雖然我們知道政府現時已要求批發商必須保存單據，顯示藥材從何處進口，但我們質疑政府有否做好巡查，確保藥材的來源地是一些有信譽的地方。

多謝主席，我會結束這部分的發言。

主席，我簡單作出回應。

多謝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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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第4及5條。

主席，我動議修正剛才讀出的條文。修正案的內容已載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中。部分修正案屬技術性或文本上的修訂，例如我們建議對第4條作出文本修訂，以"確立"一詞取代"證明"一詞，務求使中文文本的用詞與英文文本的用詞一致。我們亦建議修訂第4條，採用現行《中醫藥條例》的"中間產品"定義，以"會用於"字眼取代"擬用於"字眼。由於政策原意不變，為免產生誤會和歧義，我們決定動議此項修正案。另外，我們建議修訂第5條，廢除相關最終裁定條文，以反映政策並無意限制或局限終審法院的終審權。法案委員會對我們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我希望各位委員支持相關修正案。

經修正的第4及5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4及5條納入本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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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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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民主黨很高興看到今天《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很快便會獲得通過，而我們亦很支持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包括興建中醫醫院。除此之外，我們希望政府能運用公帑支持新中醫醫院的營運，以提供門診及住院服務，亦希望政府能加強培訓中醫師及中藥師，為他們安排實習場所。要令中醫藥成功發展，需要政府提供很多政策及資源配套，亦要確保中藥材及中成藥的品質監控，做好確保品質安全的規管架構。

此外，在進口批發及零售層面，我們知道衞生署會抽取一些藥材樣本進行化驗。局長剛才亦提到，自2017年2月起，衞生署每月抽查的中藥材樣本數目由原來的30個增至45個。不過，每月只抽取45個中藥材樣本會否太少呢？

我很希望局長承認，每月抽取45個藥材樣本實在太少，還有多種藥材從未被抽驗。他們會否重新檢視現時中藥材的品質安全問題，以及就藥材的重金屬含量訂定與時並進的標準？

部分中藥需要提煉，提煉過程中要加入某些成分。

我們不希望所有進口本港的中藥材都要達到食物級別的標準，我認為這既不科學，也不切實際。

因為雖然先前採用的成分經香港中文大學多番進行研究，得出成果，證實效果良好，卻有一個缺點，就是沖泡時產生很多泡沫。

很不幸，該沖劑不是以烏龍茶而是以鐵觀音沖製，鐵觀音屬中藥，烏龍茶則不是，藥廠在這過程中卻沒有留意這一點，結果產品被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指為有問題，衞生署隨即飭令回收。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拉動內需擴大客源"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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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這項題為"拉動內需擴大客源"的議案其實早於上年年初提交秘書處，去年11月我以為終於可以進行辯論，但大家都知道，立法會發生了很多問題，直至今天才可以進行辯論和表決。雖然事隔一年，但本議案不但沒有顯得過時，反而更合時宜。上月底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也跟本議案的大前提吻合，就是政府的財政儲備豐裕，收入穩健。事實上，香港回歸後自2003年起，財政預算案從沒錄得財政赤字。

以下我會分別從"拉動內需"及"擴大客源"兩方面表達意見。關於"拉動內需"方面，政府在公布財政預算案時，本來計劃與民共享四成盈餘，即約530億元，推出的措施包括寬免差餉、寬減薪俸稅及利得稅、綜援人士出"三糧"等。雖然這些措施並未包括自由黨的建議，例如扣減外傭稅、退地租、10年租金免稅額等，但我們看到政府的誠意，所以自由黨仍然會支持政府。政府最近更決定加碼，在關愛共享措施方面，向約280萬名合資格人士每人發放4,000元，估計開支為110億元。

政府願意聆聽社會上不同訴求，在經濟蓬勃和錄得巨額盈餘的情況下，盡量讓市民受惠，是應有之義，也是好事。這些與民共享的資源，除了可改善民生、還富於民外，也可令市民"手頭"鬆一點，從而刺激消費，即我所指的"拉動內需"。我期望並且呼籲香港市民在受惠後盡量留港消費，幫助各行各業，包括零售業、飲食業、物流業、運輸業等。有些人提出疑問，零售業的總銷貨值經過兩年下滑後，去年3月終於回升，近月更是持續向上，那麼政府為何仍繼續"放水"以促進市道呢？

同時，香港的失業率降至2.9%，創20年來新低；就業不足率也維持在1.1%水平，顯示本地勞工嚴重短缺。

對於進出口貿易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但對於本港零售業來說，卻是另一回事。

為了應付這些挑戰，香港必須大力發展旅遊業。旅遊業向來是香港一根重要的經濟支柱，佔本地生產總值5%，連同息息相關的零售、飲食、運輸、物流、進出口等行業，牽涉幾十萬就業人口，對香港的經濟和民生有重大影響。零售業與旅遊業可謂密不可分。近月零售業總銷貨值持續上升的原因，跟來港旅客數目增長有關。2017年錄得的5,850萬訪港旅客中，76%來自內地。

所以，旅遊業興旺，本地零售業和各行各業的生意也會興旺。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建議為旅遊業額外撥款3億9,600萬元，比去年的額外撥款增加2億4,000多萬元，即六成左右，我當然表示歡迎。

我認為這項撥款固然重要，但政府有需要在財政盈餘充裕的情況下，提供更多撥款。

我相信這會是繼2003年推出自由行後，再一次讓香港旅遊業創高峰的機會。我們暫且不談遠程旅客，單單粵港澳大灣區也有6,000萬人口，我相信香港經濟也會被大灣區帶動。但是，正如我剛才說："打鐵還需自身硬"，要好好接待旅客，我們首先要提升自己的接待能力。

我也想指出，"趕客容易請客難"。如果大家為了令香港市民感覺良好而驅趕旅客，我相信對香港來說，這也並非上策。因此，我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配套設施，這才是香港市民希望見到的作為。長遠而言，我認為當局須檢討"一周一行"的措施應否繼續推行，同時考慮應否適量開放至其他內地城市。

我尊重他們的看法，因為香港市民的感受也十分重要。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理順問題，在硬件配套方面做得更好，釋除其他議員的疑慮。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邵家輝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5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郭家麒議員、姚思榮議員、田北辰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林卓廷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它風景美麗，成為東方之珠，有着各種吸引力。不過，看回近年，因為旅遊業帶動的遊客，除了對香港經濟有貢獻外，其實對香港不同方面也帶來衝擊，甚至是挑戰。我們看到在某些遊客集中的地區，例如我在修正案內提及新界西的元朗、屯門，新界東的上水，還有荃灣、土瓜灣、紅磡等地區，很多當區居民也苦不堪言，他們須忍受的其實主要是國內遊客，因為以香港的遊客分布來說，代理主席，內地遊客佔了極大部分。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最新的數字，內地遊客——無論是過夜或不過夜——佔香港整體遊客數目相當高，超過430萬人。不過，我們看到，除了內地遊客，其實仍然有超過112萬名內地以外的遊客。

雖然現在內地客仍然佔香港遊客極大部分，但不過夜的內地客佔超過270萬人，我們難以估計或統計，究竟這些不過夜旅客來港是做甚麼，是旅遊還是否如我們說，是來購物，甚至是從事"帶水貨"的活動？我們亦知道，政府在實施"一周一行"後，在短時間內已看到水貨客的情況稍微有改善——是稍微。可是，沒多久，我相信任何市民或官員如果有空前往新界北區，例如上水、元朗、屯門，特別是在國內放長假的日子，也會看到這些地區猶如戰場一樣，街道擠得水泄不通，滿布國內遊客。

主席，首先，多謝邵家輝議員提出這項"拉動內需擴大客源"議案辯論。原議案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通過增加旅遊設施，擴大客源，令香港整體經濟得益。眾所周知，香港以服務業為主，2014年佔香港的GDP高達93%，遠高於亞洲其他發達經濟體系。雖然香港需要向多元經濟轉型，但我相信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香港服務業仍然會佔相當大的比重，主導香港經濟走向。在服務業中，旅遊業是支柱產業，雖然直接的GDP貢獻只有5%，佔就業人口7%，但漣漪效應相當大。舉例說，原議案提到的零售、飲食和運輸等行業也會受旅遊業影響。根據世界旅遊業理事會推算，旅遊業對香港的GDP的間接貢獻比例高達16.8%，就業人數達56萬人，佔總勞體人口14.7%。隨着近年全球經濟穩定、交通便利、旅遊設施完善，外遊已經成為一般民眾的習慣。近年內地經濟增長快速，更增加國民出外旅遊意欲，旅遊業可說是朝陽產業。所以，我認同原議案提出要以發展旅遊業作為拉動內需的重點。2017年全年訪港旅客有5,850萬人次，同比上升3.2%，當中過夜旅客增長更超過5%。主要原因是近兩年香港少了不禮貌對待內地旅客的事件，政府增加資源推動香港特色旅遊，使香港的旅遊業扭轉前兩年的跌勢，重拾升軌。今年，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將相繼開通，旅遊業更加機遇處處。未來，香港與內地5小時交通圈所輻射的人口超過3億，這些也是有消費力、具潛力的客源市場。其次，交通便利亦有助海外旅客通過一程多站，經香港前往周邊地區旅遊，有助過夜旅客增長。縱然如此，我們亦不能忽視未來的隱患和挑戰。在隱患方面，去年當日往返旅客超過3,000萬人，超過訪港旅客的一半；而海外旅客只佔總體旅客的24%，上述客源結構對香港旅遊業的健康發展不利。在挑戰方面，我們針對高消費旅客的競爭力仍有不足，海洋公園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分別面對橫琴海洋樂園及上海迪士尼樂園的直接競爭，郵輪則面對廣州南沙及蛇口太子灣的競爭。旅遊配套方面，酒店入住率和價格高企，影響海外旅客預訂意欲；旅遊巴泊位長期不足，難以聘請司機，影響旅行團的服務質素；本港缺乏大型會議展覽場地，限制會展旅遊的發展；本地自然景點和郊野公園富有特色，但接待條件參差，不利發展綠色旅遊和深度遊。針對上述問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制訂了《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將其中多項措施歸納為短、中、長期措施，以及落實計劃的時間表，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可是，藍圖大多數為短期措施，中、長期措施不多，新意亦不足夠，負責統籌的部門亦較分散。舉例說，啟德發展區和大嶼山規劃由發展局負責、西九文化區由民政事務局負責、三跑系統由運輸及房屋局負責，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則只負責發展迪士尼及會展等範疇。藍圖雖然是一份旅遊規劃文件，但實際上只是把目前由各政策局所負責與旅遊相關的項目"炒埋一碟"，缺少全面發展旅遊業和整體長遠規劃的思路。要訂定一份旅遊發展規劃文件，我認為應該由財政司司長從長遠提升旅遊業為發展目標和方向，制訂基建和服務水平的具體目標，由各政策局作出配合，並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統籌和督促落實，這樣效果會更好。目前藍圖已經制訂，我希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可控範圍內，將各項短期措施按該局所提出的計劃盡早完成，令香港的旅遊業發展能更上一層樓。就藍圖的內容，我有以下建議：第一是要設法提升香港國際機場中轉的功能，鞏固在區內航空樞紐的地位。多年來，香港的國際機場以國際航線選擇多、配套完善、機票價格有優勢見稱，成為海內外旅客重要的中轉站。隨着內地的經濟發展，內地的機場積極拓展國際航線，香港正面臨競爭，以廣州白雲機場為例，2011年與香港機場的直航航線重疊率為59%；在2015年，數字已經增加至68%，區內的競爭進一步白熱化。雖然香港機場面臨周邊的競爭，但隨着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通車，為香港機場擴展更多的客源，香港機場管理局已準備投資30億元興建中轉客運大樓，為通過大橋乘巴士來香港轉機的旅客提供無縫的轉機服務。大橋通車在即，中轉客運大樓建成也需要一段時間，我認為已不能再等待。在過渡期內，當局可以考慮採取短期措施，設法避免轉機客人流向其他機場，例如可否利用現時海天碼頭的設施，將部分經大橋巴士轉機的旅客直接在海天碼頭辦理清關和登機手續，既可以方便這部分的轉機旅客，又可發揮分流旅客的作用，減輕客運主樓的人流和交通壓力，為未來的中轉客運大樓的服務打下基礎。第二是通過提升基礎建設，發展高質素的綠色旅遊。近年香港的傳統景點面臨極大挑戰。為提升競爭力，政府需要不斷投入大量的金錢。以迪士尼為例，未來5年政府要投入109億元。香港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綠色旅遊亦是近年的熱門話題，應作為發展的重點。

所以，我建議政府可選擇試點，與地區及投資者合作，在不影響生態保育的前提下，適度地開發郊野和離島的旅遊資源。近年來內地亦興起開發特色旅遊小鎮，由政府投資進行基礎建設，同時亦吸引有經驗的機構入駐，提升小鎮的接待能力和管理水平，發展特色的鄉郊綠色旅遊。新一代的特色小鎮提供有品味的住宿和餐飲服務，迎合不同階層的需要。

我相信，香港的旅遊能夠有自己的獨特性，才可以在區內的激烈競爭中立於不敗，才可以在香港的服務業中繼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主席，邵家輝議員提出的議案指政府的財政儲備豐裕，收支穩健，應該善用這有利的公共財政條件，推出更多改善民生的措施，並加快增設旅遊配套，令各行各業整體受惠，我對這點特別認同。我不知道我是否在會議廳內少數甚至是唯一一個口心如一，反對政府"派錢"的議員。

當然，我最不認同的是它的原則，我差不多每個月也說出這點，今天要再說一遍，在盈餘豐厚的年代，政府應該成立多項針對性基金，持續教導市民"釣魚"，提供"釣魚"工具，而不是派發"漁穫"。所以，我今天討論的就是"釣魚"的工具。我一直支持政府發展地下空間。在已經高度發展的地區，其實難以在地面製造更多空間，解決沒有足夠地方供行人行走的問題。

當然，我聽到很多人說不想看到地底出現另一個海港城。我要申報，我從事零售業，我說出這句話應該很有說服力。

談到年青人擅長的東西，我相信他們是支撐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最強大的力量。我們經常說六大優勢產業是"煲無米粥"，公道一點地說，在六大優勢產業中，文化創意產業逆市跑出。

我最近曾出席一間小學的校慶，學生研發了一個"長者走失警報器"，並獲得比賽冠軍。"100毛"的母公司毛記葵涌有限公司上市，超額認購6,000倍，成為"超購王"，上市1天後，其市值是11億元。香港人最不缺乏的是創意，但要給予他們發揮的空間。因此，實政圓桌一直建議政府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好像創新及科技園般，但其實大為不同，一個是high-tech，一個是low-tech，為年青人提供"貼地"的平台，發展自己喜歡的事業。除了營商及文化創意，很多人也喜愛體育。實政圓桌曾多次建議發展多用途道路活動場地，可以賽車、踏單車及長跑。最近有關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討論令體育及發展無故變得對立，好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般。我提出在欣澳興建一個多用途賽車場，便沒有這個問題，因為該片土地本身鄰近機場，無法興建房屋，目標是發展康樂。我聽到不少聲音均認為香港需要發展，但不可以只興建房屋，很多市民也想看到香港有更多亮點。

主席，我想談談賽車的經濟規模有多大。

我提供一些資料供大家比較。

如果政府連如此複雜的"派錢"方案也能夠駕馭，我相信我的方案早晚也可以落實。我這個概念非常簡單，是各行各業均能受惠的建設，我很有信心，政府一定做得到，只要有心，便一定會成功。

簡單而言，議案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拉動內需。

我相信市民大眾有多一個感覺，就是政府有盈餘而要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那麼要"派糖"便要派得公道。要是政府決定不"派糖"——正如田議員的說法——便應把錢投資在未來及各種要應對的社會問題。

我覺得政府現時面對的問題是，根據財政預算案的中期預測，未來5年，即使開支不斷增加，政府每年的綜合盈餘仍會上升，2022年的財政儲備會達至12,000多億元，相當於21個月的政府開支。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於如何運用財政盈餘及處理財政儲備，大家也希望政府能夠慎思。政府在預算案中提出，因應2016年推出的10年醫院發展計劃，籌備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並為此預留3,000億元。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但投資在社會和人民的健康，令市民大眾無後顧之憂，其實會帶來另一種經濟機遇。隨着人口老化，銀髮經濟可以成為政府投資的一個方向。政府投資在社會的整體醫療服務，令市民大眾無後顧之憂，因而願意消費，願意把所賺取的收入——不是用來儲蓄，以應付不時之需——投放在社會上，為未來的生活甚至是工作的不同選擇作好準備，也是一種投資方式。我很想政府明白，以投資的概念而言，不應把投資在經濟與投資在社會中每位市民的需要對立起來，甚至在概念上認為前者是投資，後者是開支。

事實上，對於已有共識的政策，政府不投放資源來處理，或以很多不同的理由來不處理，本身便是一個問題。

因此，這是一種帶動社會開支的相應投資，因應政府政策而有所變化，不如政府計算的"死數"般單一。同樣，安老院舍服務可能連結着整個銀髮經濟。

例如，政府決定投入資源興建458間安老院舍，而安老院舍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定會引進各種自動化設施。

事實上，人口老化的問題，在今天的社會上已有共識。

其實，規劃署的要求完全具有彈性，能在GFA上滿足這方面的需要。

社會的問題已經清楚擺在眼前。

然而，我想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單把"拉動內需"的概念套用在經濟上，其實不足以宏觀地處理整個問題，亦非善用財政盈餘的手段。邵家輝議員議案的另一部分，有關擴大客源的問題，我會交給林卓廷議員代為論述。最後，我想再次清楚說明剛才的觀點，希望政府能夠聽得清楚。

主席，感謝邵家輝議員提出今次"拉動內需擴大客源"的議案辯論，民主黨支持邵議員的原議案。主席，我會集中談談"擴大客源"，即關乎旅遊業的問題。民主黨建議政府認真思考現時接待旅客的政策。我明白旅遊業是香港的經濟支柱，過去兩年有超過5,000多萬名旅客訪港。

旅客來港購物自用是無可厚非的，但也要視乎城市整體的承受力。我們絕對不可以容許旅客數目不斷增加，超出香港的承載力。因此，民主黨對邵家輝議員提出要提高香港接待旅客的能力和容量表示贊同，希望整體接待旅客的能力有所提升，亦避免訪港旅客因配套措施不足而有不快的旅遊經驗，認為在香港被怠慢，而各方面如交通安排未如理想，入境輪候時間又長。這些均非好客之道，我們希望政府可以提升接待旅客的能力。

我是石湖墟的區議員，而石湖墟正是位處上水火車站旁的區份，每天均有數以萬計的內地旅客前來石湖墟購物。

經營了三四十年的文具店、茶餐廳和售賣民生用品的店鋪均被迫結業，令市民難以在區內購買日用品。如要購買日用品，便要到很遠的地方或支付高價。

我們固然要譴責這種行為，絕不能姑息，而警方亦已拘捕違法者。主席，最令我感到震驚的是接下來的數天，我聽到很多市民向我表示"燒得好"和燒得不夠多，應多燒數間。

這種情況並非個別例子，尤其是受影響的區份如屯門、元朗和北區一帶的眾多市民，只要問問他們，便知道民怨很深，原因正是政府多年來大力催谷旅遊業，卻忽略了地區的承載能力。當民主黨向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限制旅客數目時，他便指我們"未富先驕"。直至內地官員因察覺這個問題而實施"一周一行"，他才改變說法。

這些經濟好處能否惠及地區居民？很多地區居民完全未能分享這些成果，反而要承受越來越貴的租金。鋪租、物價和房屋租金全部上升，而上水一帶的居民多是基層市民，根本無法承受這種物價水平，被迫越住越小、越住越遠。主席，這是極不理想的狀況。事實上，香港旅遊業以往的成功亦非單靠內地市場，所以我十分鼓勵政府向更多海外市場進行推廣，希望吸引更多海外旅客，令香港的客源不要過於單一。如果香港純粹依靠內地市場，一旦內地經濟逆轉或政策有所改變，很容易便會對香港的旅遊業市場造成很大震盪。主席，由於我們看不到現時的"一周一行"具有很大成效，所以我們建議改為"一年八行"。

我們亦建議開設邊境購物城，但並非如"象哥"牽頭的那種購物城。

我建議邊境購物城應設在羅湖或落馬洲港鐵站附近等便利的地方，讓純粹前來購物的旅客在購物後便離開，以免影響很多本地居民的生活。我們亦要求政府增加人手維持北區的秩序。北區的水貨特遣隊只有7名警員和1名警長，卻要負責上水和粉嶺兩個大區。

政府明白市民對美好生活有所期盼，因此政府一直致力改善民生和推動經濟發展。近年，社會面對不同的挑戰，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亦不斷轉變。有不少市民認為政府應該做到"適度有為"，更積極地推動經濟多元發展，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藉此為不同階層的市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讓廣大的市民和業界更容易受惠。政府近年不斷增撥資源，改善教育、醫療衞生和社會福利等民生服務。在2018-2019年度，我們在這3個民生範疇的經常開支預算超過2,300億元，共佔政府經常開支約六成。最近5年，這3個經常開支範疇的累積增幅達42.8%。在2017年10月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就扶貧、安老、助弱、房屋等其他有關民生方面的課題提出新措施，例如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及改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等。財政司司長在上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亦在確保提供足夠資源落實施政報告的各項措施之餘，同時善用盈餘，推出多項利民惠民及改善營商的財政措施。事實上，要推動內部需求，最根本的做法是刺激經濟增長。面對經濟轉型和全球競爭的新形勢，本屆政府將大力發展傳統產業以外的新興產業，包括創意產業，以推動經濟增長及為青年人創造更優質的就業機會。政府會投入資源加強創新及科技發展，包括為大學預留研究資金、為企業研發開支提供稅務優惠、培育創科人才、吸引海外頂級科研機構落戶香港等。此外，香港現時有超過33萬家中小企業，佔本地企業總數逾98%，可說是我們經濟的支柱。因此，我們一直致力營造一個更方便中小企營商的環境，以刺激經濟增長。去年10月，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策略性地運用稅務措施協助中小企業，包括將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降至8.25%，即現行利得稅率的一半。措施可望促進產業和多元經濟發展，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有關的修訂條例草案已於今年3月21日獲立法會通過。此外，預算案建議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注資10億元，並推出改善措施，以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支援。在"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方面，我們建議將現時個別中小企業在"市場推廣基金"下的累計資助上限由20萬元提高至40萬元、現時每宗申請的資助上限由5萬元增加至10萬元，並取消基金現時最後5萬元資助額的使用條件限制，以全力支持中小企業探索新市場、新商機。預算案亦建議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注資15億元，以把基金下的"企業支援計劃"個別企業推行拓展內地市場項目的累計資助上限由50萬元增加至100萬元，以及將"企業支援計劃"的資助地域範圍擴大至東盟市場，為企業推行擴展東盟市場項目同樣提供100萬元累計資助。要推動經濟，我們當然要把握"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為本港企業及專業界別打開新市場，創造商機。"一帶一路"倡議是國家的長遠發展策略，也是香港未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政府將從多方面入手，推動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包括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合作，以鞏固和擴大香港的優勢，為香港的企業及專業界別帶來更多的機會，從而令本港經濟受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最近亦率領了一個由48位商界和專業界別人士組成的代表團訪問柬埔寨和越南，為香港企業探索"一帶一路"沿線的項目和機遇。與此同時，政府會繼續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支柱產業，包括金融、航運及物流、專業服務及本項議案所關注的旅遊業，為我們的經濟提供穩定的增長。旅遊業是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佔本地生產總值約5%，多年來帶動香港的經濟增長，並為社會不同階層的勞工提供近26萬個職位，當中包括零售業、酒店及餐飲服務等。因此，訪港旅遊業的表現與民生及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維持旅遊業健康持續發展，將會有助穩定香港就業市場和促進經濟增長。隨着近年訪港旅客結構及消費模式的改變，加上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政府已適時調整香港旅遊業的發展策略，邁向以產品多元化及吸引更多高消費過夜旅客來港為發展方向。經過政府、香港旅遊發展局及旅遊業界的共同合作和努力，加上外圍環境有所改善，旅遊業今年重拾增長動力，整體訪港旅客人次於2017年增長3.2%，第四季按年升6%。為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區內主要旅遊目的地的競爭力，並發揮本港旅遊資源的潛力，今屆政府透過去年10月的首份施政報告，為香港旅遊業定下全盤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透過前瞻性的策劃，為往後5年有系統地制訂短、中和長期的旅遊項目及措施。《發展藍圖》的願景和使命為發展香港成為世界級的首選旅遊目的地，讓行業得以平穩、健康及持續發展。當中涵蓋四大發展策略、13個實行目標及72項措施。政府在今年預算案中公布額外撥款3億9,600萬元，當中包括2億2,600萬元額外撥款給旅發局，以及1億7,000萬元予旅遊事務署，以便落實《發展藍圖》的相關措施。就剛才有數位議員提及對香港在接待旅客方面能力的關注，首先，特區政府非常關注水貨活動對居民日常生活帶來的滋擾。自2012年9月起，有關執法部門已採取多項措施，改善鐵路和口岸的秩序，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

當局會繼續採取針對性的措施，包括加強與內地有關部門合作及入境管制。此外，政府亦非常關注旅遊巴士違例停泊及旅行團聚集引致道路擠迫等地區問題，並透過香港旅遊業議會呼籲當區食肆及商鋪在接待內地旅行團時應注意秩序，加強人流管制，以及密切監察目的地的實時情況，確保旅客、旅遊業從業員及旅遊巴士司機遵守秩序，以免影響社區民生。旅議會亦不時向旅行社發出通告，敦促其確保旅遊巴士前往景點時須遵守交通規例停車，減少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更不時透過講座呼籲導遊妥善管理入境旅行團。要有秩序管理入境旅行團到訪地區的食肆及店鋪，需要旅行社、導遊、食肆、店鋪及旅遊巴士司機等相關業者通力合作與協調。就此，旅遊事務署連同旅議會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不時與有關業界代表會面，跟進其接待入境旅行團的情況。我們亦呼籲他們善用資訊科技加強人流車流管理。

政府亦會派員加強了解當區情況，並繼續密切留意旅遊業界有否持續採取措施，以減少入境旅行團為地區帶來不便。如果有關地區情況持續未見改善，政府會建議將來成立的"旅遊業監管局"加派人員到場巡查，並且制訂合適行政舉措，針對屢勸不改、故意不合作或缺乏有秩序地管理入境旅行團到訪店鋪及餐廳的安排的旅行社，進行調查及紀律程序，向涉事旅行社作出適當的紀律制裁命令。主席、各位議員，我希望藉着今天的辯論聽取各位對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的意見。我會在各位議員就議案發表意見後再作總結回應。

主席，我認同邵家輝議員的議案，擴大香港的內需，增加客源。我亦認同邵議員所說，政府有必要加快增設旅遊設施的配套，以提高香港接待旅客的能力。相信不少市民也會認同，香港現時的基建配套設施極度不足。大家乘坐港鐵，或到旺角和銅鑼灣等旅客必到的地區，也會覺得非常擠迫。在繁忙時段乘坐港鐵，可能要等候數班列車才能迫上車；在行人路上，很多時候行人也被迫出馬路，構成危險。政府在規劃基建時，實在有必要投放更多資源，考量旅遊配套，例如有否足夠的泊車位予大型旅遊車停泊。正如局長所說，它們不是不想守秩序，而是根本沒有地方可停泊。現時的路面設計和面積是否足以應付現時或新增的人流和車流呢？其實在考慮增加旅遊景點時，所有配套也應該在前期的規劃中一併考慮。主席，記得在上屆立法會，我提到港鐵有必要降低車廂站立的設計密度。雖然我成功促使港鐵把密度由1平方米站立6人減至站立4人，提高市民和旅客乘搭時的舒適度，但是，考慮到現時港鐵的盈利，以及經常以改善服務為本的口號，加上現時不少乘客或旅客也攜帶背包或手提行李，港鐵是否應該再研究降低車廂每平方米站立人數的標準呢？除了基建配套外，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指出，"可持續旅遊發展不僅能滿足當前遊客和東道地區的需要，同時還能保護並提升未來的發展機遇。

香港地方細小，如果可以發展成為理想的步行都市，不但有利香港居民，也可以吸引更多旅客。我的界別有不少這方面的專家可以發揮所長，發展香港的橫街窄巷，把它們變成有特色的景點，吸引旅客。

主席，要增加內需，便要保持香港經濟繁榮，令市民能夠安居樂業；要擴大客源，便要有有特色的景點，合適的配套，令市民和旅客也可以樂在其中。我在這裏促請區議會加強管理地區的清潔及衞生，善用專業人士，培育更多青年才俊，建設更有特色的香港。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感謝邵家輝議員提出這項議案。細心了解"拉動內需擴大客源"的議案，便會發現議案把財政預算案"多元經濟、投資未來、關愛共享"的主題具體化。我明白今天不是辯論預算案，但請容許我說少許數字。按預算案估算，2017-2018年度政府的盈餘和財政儲備將分別達1,380億元及10,920億元，創出新高，主要是受惠於超出預算的賣地收入和印花稅收入。這些光景是可遇不可求，我們不知道情況在何年何月會逆轉，香港強勁的經濟發展有可能下滑，因此，政府確實需要思考如何善用這筆儲備，強化香港自身的優勢，開發新的增長點，為日後香港的發展做好準備，而今天的議案正正提供了其中一個方向。議案主張透過政策還富於民，令人人可以安居樂業，從而增強市民的消費力，促進內需；同時加強旅遊配套，吸引更多旅客，惠及各行各業。可以說是由內到外，全方位地鞏固香港的經濟發展的基礎。還富於民的政策，我相信留待預算案辯論的時間討論較為適合，而今天我想就擴大客源方面表達意見。主席，旅遊業是香港四大支柱行業之一，直接受僱於旅遊業的人數達27萬人，所以，旅遊業的興衰可說是香港的發展命脈。2015年和2016年，訪港旅客數字連續兩年下跌，幸好訪港旅客人數在剛過去的2017年終於止跌回升，但仍然低於2015年的數字。所以，香港有必要加強旅遊配套，增加香港的吸引力。香港對外的形象素來也是高度現代化的國際都會，不少旅客來到香港也會到主題公園，在市區購物，品嚐地道小食。香港的旅遊體驗不應只局限於市區或舊有的旅遊點，單一的旅遊體驗已經不能滿足和吸引旅客。如果我們只是死守舊有的模式，莫說擴大客源，可能連保持原有的客源也做不到，更會不斷被鄰近城市或國家比下去。主席，香港有四成多土地劃為郊野公園，面積為亞洲之冠。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統計，每年有1,200萬人次遊覽郊野公園，在假日期間，不少旅客會組團到獅子山、大嶼山或西貢行山，政府應該利用新界的好山好水和鄉村的人文風景，發展生態旅遊。去年，姚思榮議員提出"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議案，我曾經提到外國不少地方的行山徑或郊外設有民宿，供行山人士和旅客短暫住宿，享受和融入大自然。香港有不少行山徑亦處於偏遠鄉村，只要政府協助修復，做好水、電、基本道路及排污，容許村民利用村屋經營民宿，提供有限的住宿及餐飲服務，配合優美的郊野公園環境，相信香港也可以在生態旅遊方面開拓新的客源。此外，沙頭角禁區同樣是極具發展生態旅遊潛力的地點。

主席，今天邵家輝議員提出的議案是目前社會十分關注的議題，特別是香港政府坐擁過千億元財政盈餘和過萬億元儲備，市民當然希望當局可以推出更多改善民生的政策，還富於民，同時亦期望政府做好旅遊規劃，擴大客源，促進經濟發展。我相信大部分同事對原議案的原則也沒有太大的異議，但說到具體政策，便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首先，在有利民生的政策方面，大家認為最迫切的一定是住屋問題。香港樓價持續高企，單是2018年首季已錄得約5%的升幅，很多"無殼蝸牛"固然要捱貴租，更不堪的是，不少正在輪候公屋的基層市民被迫棲身於環境惡劣、座廁貼着床頭，但呎租價超高的"劏房"之中。市民的薪金大部分用於供樓及租樓，試問有多少餘錢可增加消費，談何"拉動內需"？大家也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政府應盡快增加供應，加建公營房屋，讓樓價和租金重回合理及可負擔水平，大家安居樂業後才可以有條件增加消費。可是，政府預計未來30年最少仍欠1,200公頃土地。事實上，除了住屋所需，產業發展、文娛康樂、醫療安老和教育等全部均需要土地，亦由於土地不足，各行各業也要承受昂貴的土地使用成本，窒礙發展。如何增加土地供應，雖然不是今天要討論的議題，卻是改善市民生活水平，拉動內需最重要的環節。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將會提出的建議，我希望大家能理性討論，為解決土地問題尋求一個長遠可行的方案。第二，說到改善民生，拉動內需，其實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也有責任。政府當局一直有不少投資未來的措施，促進就業，刺激經濟及內需，但這些措施交到立法會審議時，往往卻被"拉布"拖延。事實上，上個立法年度共1,303億元的工程撥款，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僅批出583億元，不足45%。部分同事把政治與民生掛鈎，犧牲市民利益。今個立法年度財委會的審議工作仍然以"龜速"進行，故此我呼籲立法會同事能理性地審議項目，讓財委會發揮職能，不要再讓項目無理積壓。主席，原議案的另一部分提到增設旅遊配套設施，以提高香港接待旅客的能力和容量。我要重申，重整旅遊政策和相關規劃，應由獨立的政策局負責，而文化、體育及旅遊政策是有潛質一併考慮的。因此，我過往亦曾多次建議政府當局成立文體旅遊局作統籌調配，充分發揮三者的協同效應。在客源方面，從2017年訪港旅客的數據可見，內地和短途地區市場的旅客，相對於2016年分別有3.9%及2.9%的升幅，但來自長途地區的旅客則略為減少0.1%，而新興市場的旅客更大跌11.9%。就此，政府當局應針對不同客群，推出不同措施，特別是一些高要求及高增值的旅客，讓他們來到香港能有更多不同的體驗，以致能更好地感受香港的文化和城市特色。同時，當局也應檢討個人遊、郵輪旅遊等政策，積極開拓客源。此外，當局亦應檢討旅遊業的景點資源，例如盡快展開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工程、加快發展啟德旅遊中樞及在大嶼山進行的規劃研究等，並可考慮發展本地文化創意園區，以提升本地文化旅遊的層次。當然，在吸引新客源，進一步發展旅遊業之餘，也不能忽視旅客對本地市民生活的影響。當局必須正視旅客對各種交通工具，特別是對鐵路所構成的負荷，盡早規劃新的鐵路支線，改善交通安排。對於部分內地旅行團經常到達的民生社區，當局應檢討這些地區的旅遊配套設施，特別是旅遊巴士泊位，並責成相關政府部門與旅行社及接待商戶之間建立恆常的協調措施，減低旅行團對社區帶來的影響。此外，原意為分流來港購物的內地客和水貨客的新田邊境購物城，據報自上月開業以來，人流十分疏落。事實上，邊境購物城的構思可取，既可方便旅客，亦可紓緩對本地市民的影響。就此，我希望當局能盡快了解當中的因由，加強向內地旅客的宣傳，以及勸諭接待旅行社多利用這項設施，如有需要，亦可增加邊境口岸與購物城之間的交通配套，希望在增加購物城的人流之餘，發揮原來計劃的作用，長遠亦可把類似的計劃在其他邊境口岸複製。總括而言，我希望當局可以多關注民生，改善市民的生活，並在增加旅遊配套，減少對本地市民影響的前提下發展旅遊業，擴大客源。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今天的原議案。就原議案提出的議題，我想集中討論旅遊方面的問題。我的黨友林健鋒議員就議案提出了修正案，當中所有的內容同樣支持議案提出的方向。

我剛才聽到很多同事提及在長遠的規劃上，如何可以令我們的配套做得更好。但是，我現在想說的是，我們有很多很好的資源都被浪費了，如果政府願意在政策上做好一點，其實已經能夠即時改善很多問題。我認為在旅遊方面，很重要的是暢達性、可觀性、舒適度，以及消費點能夠適合不同年齡人士，令香港成為好客之都，使來港消費的旅客玩得開心。香港最寶貴的資源之一當然莫過於維多利亞港。

說到暢達性，我們最近在區議會幾乎達成一致的意見，也就是不同意見也提到，啟德郵輪碼頭最大的浪費便是土地。

所以，這方面一定要多想想如何盡用該地方，無論在旅遊或交通方面，政府也要思考一下。其中我們曾提到要好好善用水上交通。據聞啟德郵輪碼頭附近的碼頭，只要投資300萬元，便可啟動舢舨服務，但一直未能推行。我們認為"水上的士"的概念應盡快落實，希望由啟德郵輪碼頭可前往紅磡海濱——該處幾經艱辛由荒地變成十分漂亮的紅磡海濱——如何可以從啟德郵輪碼頭前往尖沙咀，以及打通西九文化區？紅磡碼頭又是另一個經典例子。渡輪在2011年取消後，碼頭一直荒棄至今。其實，如果可以活化碼頭，首先容許區內一些小買賣進行，又或讓當地的藝術家甚至飲食業營運，像以前的卜公碼頭般，從而善用地方，但現在卻不是，碼頭只是被丟棄，人人路經該處也不禁會問香港為甚麼如此浪費？

因此，政府的腦袋可否活化——我們不但要活化碼頭，包括啟德郵輪碼頭和紅磡碼頭，還有在整體政策上，需要做的不是提供一二百萬元的補貼，那不是最重要，而是在政策上如何容許一些較好的做法，例如在廣告政策上，如果碼頭有飲食業，很多人便自然會前往該處，渡輪也自然會有很多人乘搭。又例如灣仔北，現時已經展開海濱城市設計的諮詢，為何九龍西紅磡海濱至尖沙咀，一直只是一條長廊，政府有否考慮可加入甚麼文化元素呢？在多元化的主題區方面，如何可以進行適合的水上運動？這樣，整個區域便會變得很有生氣。再者，我們一直也有一個夢想。如果將來真的打通九龍東西的海濱，能否在兩旁種植不同顏色的花朵或植物？政府可以參考外國的海濱，且看看外國的海濱沿途，例如澳洲或其他地方的飲食業經營得相當蓬勃。

主席，我首先多謝邵家輝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其實，這項議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第一是善用公共財政條件，才能夠改善民生，拉動內需；第二是如何增加旅遊配套，吸引更多旅客來港。我們先談談內需方面。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內部需求由數個主要部分構成，包括私人消費開支、政府開支、旅客消費和資本投入等。我們參考上月出版的2017年經濟報告，內部需求去年有持續和堅穩的增長，本地市場的總消費開支由2016年第四季的2.3%增加至2017年第四季的6.3%。在眾多本地消費開支項目之中，私人消費開支的表現最為強勁，2016年全年增長1.9%，到了2017年便已經增加至5.4%，而第四季的增長更高達6.3%，是過去5年表現最好的一年。從數字上看來，私人消費開支是繼貨物出口之後，帶動本地生產總值向上的主要推手，而過去5年，香港的就業情況良好，本地消費意欲持續和相應地向好，相信與此不無關係。

政府在帶動內部需求方面，明顯地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在2017年，政府的消費開支增長是3.4%。基本上，這數字在過去數年一直徘徊於同一個水平。在2012年，政府的消費開支增長是3.6%，2013年跌至2.7%，去年又回升至3.4%，似乎政府在這方面能夠做的還有很多。主席，參考這兩組數字後，我們得出一個有趣的討論，包括就現時有關財政預算案中政府應否派錢等問題，其實也值得大家思考一下。當然，直接派錢入市民口袋，有可能增加他們私人消費的意欲，但同一時間，我們要冒一個風險，便是市民會把這筆現金放在哪裏呢？是否能夠直接刺激經濟呢？反觀政府的消費行為卻是可預見的。

主席，經濟報告中也有關於旅遊消費的數字。這一組數字也顯示我們現在可能需要提出一些新思維，而且現時的旅遊模式未必能夠帶動內部需求，為何我這樣說呢？在2014年之前，香港受惠於自由行，數字上一直有強勁的升幅，這是無可否認的，而實際上，在2014年之前，連續兩年的累積升幅高達27.4%，之後一直下滑至15.8%，去年才稍微上升。2012年的訪港旅客人數是4,800萬人次，2014年高達6,000萬人次，2016年下跌至只有5,600萬人次，去年稍為回升至5,800萬人次，但如果我們拆解整組數字，便會發現過去數年非內地遊客訪港人數大約維持在1,400萬人次，即是說其餘的數字大部分是來自內地的旅客。主席，這數字突顯3個問題，第一是我們過於依賴內地旅客，而非內地旅客的人數似乎遇到停滯不前的問題，這也引申出現時本地旅遊會否過於迎合單一客源的口味，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呢？內地經濟直接影響本地生態，尤其是當內地經濟出現逆轉，又或政策上的改變，本地零售業將會直接受到根本的影響，以現時旅遊區的金鋪紛紛結業為例，這情況似乎是令人擔憂的。主席，第二是旅遊業不能夠麻木地追求人數，重量不重質，這反而會危害本地民生。過去10年，內地遊客自由行對香港的影響，我不想再贅述。我在此特別想說明，希望特區政府不要將問題政治化，將過去香港人對於內地遊客的批評，一概提升至政治層面，因為我們希望能夠退後一步，客觀地看一看，其實旅遊城市遊客過多，往往為當地居民帶來困擾，這並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遠至意大利的威尼斯、日本、泰國等地的居民也面對同樣的困擾。當地政府要面對如何平衡旅遊經濟和保障本地民生，例如發展生態或保育旅遊，又或仿效外國一些國家級的國家公園，考慮限制遊客人數，保護本地生態。主席，第三是發展具本地特色的旅遊業。公民黨一直倡議，發展本地生態和文化保育旅遊才能夠吸引高質素的外地遊客，而不是純粹追求名牌或日用品消費，這當然要從政府規劃和保育政策做起，例如我黨友陳淑莊議員非常着緊的皇都戲院如果能夠獲得保育，對於提升外地遊客對香港本地文化的興趣，相信也會有正面的作用。當然，我們不希望政府只是口說保育，但實際上，到最後也是地產掛帥。最後，公民黨支持邵家輝議員的原議案。

我看了多項修正案，唯一覺得真正有意思的是林卓廷議員的修正案，但他仍然沒有刪除"加快增設旅遊配套設施，以提高香港接待旅客的能力和容量"。

就此，立法會已經討論了5年，最終梁振英同意——或許他其實不同意，不過內地下了命令——我們說"過多自由行，香港會陸沉"，他知道情況不妙了，遂改為"一周一行"，數字上比較好，情況看起來也順暢一點。

整個香港在1年內有接近6,000萬名旅客，這個數字是不正常的。

我真的吃不消了。

維持這個數字，已經可以讓大家舒一口氣，銅鑼灣不用再"迫爆"。

大家又說如果香港沒有旅遊業，便一定會完蛋。

最後，我感到很奇怪，田北辰議員無故談到反對"派錢"，說自己是真心的，即批評別人假意反對"派錢"。

主席，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7年旅遊業競爭力報告》，香港旅遊業的整體競爭力位列第十一名，在亞洲地區僅次於日本，排行第二，而在旅遊業的優先程度方面，香港在各經濟體中排名第九，在亞洲地區僅次於新加坡，排行第二。如果只看整體數據，很容易會以為香港的旅遊業繼續發展蓬勃。然而，旅遊競爭力的高排名背後，其實外強中乾。香港旅遊業多年來仍然無法擺脫過度倚賴內地旅客的局面，欠缺本地特色，整個營運生態極不健康。

香港的排名相當極端，雖然香港在營商環境、安全和衞生等方面排名甚高，但在其他方面卻相對落後。在東南亞國家中，香港在價格競爭力的得分是第二低，僅高於澳洲；香港在向國際開放程度和文化資源與商務旅遊方面，排名第三低，僅高於中國和蒙古。從上述情況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香港旅遊業有三大問題，就是物價昂貴、欠缺國際視野，以及欠缺本地文化特色。香港物價昂貴是人所共知的，並非一朝一夕便可以解決，所以我不在此多談，今天我想集中討論後兩者。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為何香港的國際開放程度較低呢？這與本港的旅遊政策密切相關。香港旅遊業多年來過度倚賴內地旅客，以2017年為例，在5,847萬名訪港旅客中，便有4,445萬人來自中國內地，佔總數接近八成。內地旅客固然可以為香港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客源過於依賴單一市場，令旅遊業的整體發展形成單一趨勢，滿街都是為滿足內地旅客而開設的金鋪和藥房，使香港對其他地區的旅客的吸引力大降。更重要的是，我們把所有雞蛋都放進同一個籃子，如果內地經濟出現任何波動，又或內地旅客的消費模式改變，便會不利香港旅遊業和相關產業的健康發展。我認為，本港旅遊業的發展方向，無可避免需要更多元化，以加強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客源。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新興經濟體的人均GDP達3,000美元的水平時，民眾生活趨向小康，中產階層興起，對外遊的需求便會出現爆發式的增長。亞洲區內正正出現了多個新興經濟體，在2017年，印尼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3,858美元；菲律賓則為3,022美元；印度由於人口眾多，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雖然較低，只有1,852美元，但由於其經濟高速增長，潛在的外遊需求亦相當龐大。根據萬事達卡公布的"2017年全球穆斯林旅行指數"，若不計算伊斯蘭合作組織的成員國，香港是亞洲區內最受穆斯林旅客歡迎的第三大地區，可見香港是他們的熱門旅遊地點。在中國以外，我們仍然商機處處。政府應以長遠目光作出考量，吸引國際客源作政策支援。以印度為例，香港政府早前為防止濫用免遣返聲請，要求印度護照持有人必須在網上預辦登記系統提交很多額外資料才可來港，這類政策使程序變得複雜，亦有機會令旅遊人士卻步。有一個很實在的數字，就是在措施推出後，2017年首7個月的印度訪港旅客較2016年的同期下跌了20.4%，政府應該適時作出檢討或考慮其他方法。

有孟加拉、尼泊爾、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肯亞和埃塞俄比亞。

此外，更重要的問題是本港旅遊業的定位。我剛才提到，為了滿足內地旅客，現時滿街也是金鋪、藥房和名牌店鋪，但本地文化又何去何從呢？其實，外地旅客很喜歡深度遊，有特色的生活風貌可以吸引他們；反之，強行堆砌的虛偽，更容易惹他們反感。其實，區內有不少競爭，例如日本、韓國和台灣也推出了很多具特色的本地影視作品。我希望大家不要盲目沉溺在所謂"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等口號，我在此呼籲，政府應該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加強吸引來自其他地區的客源，以改善本港旅遊業過於單一的問題。政府亦應該以積極、開放的態度，接納和推動本地文化特色。
主席，旅遊業與拉動內需、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在此，我會就旅客分流、擴大客源，以及如何提升香港旅遊業的措施，提出我的想法。第一，要適當地將旅客分流，以紓緩某些地區承接旅客的壓力。香港旅遊業的發展得益於內地旅客的龐大客源，帶動了過去超過10年的增長，但同時引起旅客承載力的問題。因此，如何分流旅客，以紓緩本港承接旅客的壓力，我認為仍然是政府在推動旅遊業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事實上，部分地區，特別是舊區，例如九龍西的土瓜灣、紅磡、九龍城等地區，正長期面對由旅客衍生的眾多問題，包括交通擠塞、違泊、衞生和噪音等問題，不單道路上擠滿旅遊巴士，現在連行人道也擠滿了旅客。

此外，政府也表示會有數據分享項目，讓店鋪、食肆、導遊及旅遊巴士司機之間可作實時溝通，掌握道路店鋪的人流和車流情況，以達到改善旅客分流的目的。

我們要拭目以待，而我們會密切監察，但我們對九龍西區現時的擠塞問題是非常關注的。不過，最重要是將旅客分流，這是重點所在。政府代表曾表示，擬把上述數個住宅區的部分旅客，分流至郵輪碼頭消費或光顧該處的食肆。此舉原意是好的，但我希望政府仔細檢視現時在土瓜灣區的旅行團的消費模式，那些旅客的團費可能較為便宜，如他們到郵輪碼頭消費時，郵輪碼頭的設施定位、檔次是否真的合適呢？當中一定要妥善協調，免得好心做壞事。第二，我想談談關於政府有需要加強促進旅遊業的執行力。我們希望政府可以提升旅遊事務署或有關專員的職能。此外，在推動旅遊業發展時，當局可扮演更積極有為的角色，按需要成立工作小組推動各項政策和措施，例如成立推動地區旅遊聚焦小組、文化創意產業小組等，與地區及不同持份者共議，多聆聽意見，並積極提出更多可行性的建議。此外，旅遊事務署亦應建立相關的大數據，以了解旅客的行為和喜好，並分析區內和國際旅遊市場的發展形勢和政策措施，與時並進。第三，是關於擴大客源方面的措施。我們要積極提升更多的旅遊景點。現時外國很多地方或內地也興起一些主題旅遊產品，包括科技旅遊、體育旅遊、藝術旅遊、綠色生態旅遊、深度旅遊或體驗工作坊等。我曾聽聞九龍西一些專門製作旗袍的師父很想舉辦旗袍旅遊體驗，但欠缺支援。就這些本土文化特色的體驗，政府如可透過政策和配套提供某程度的協助，便可大大推動本土文化。

至於地區旅遊方面，我常掛在嘴邊的是九龍城、油尖區和深水埗區，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珍惜的地方，亦有很多百年老店值得我們重視。以深水埗為例，當中有家豆品店，現時有很多外國遊客也會特地到該店吃豆腐花。

因此，接下來，深水埗區將設立深水埗時裝基地。在上次區議會會議時，我已經告訴局長，我希望時裝基地不僅局限於該地點，而可產生輻射效應，以至整個深水埗其他地點也可受惠，使遊人不僅前往時裝基地，亦會參觀布街、鈕扣街等，推動更多旅遊項目。最後，我認同邵家輝議員的說法，擴大客源，包括內地和海外遊客，一定可以為香港的旅遊、零售、飲食和運輸業，以及整體的經濟帶來裨益。我個人最着緊的是，廣深港高鐵未來落成後，當局會如何配合西九文化區的設施，讓境外遊客來到香港時，不單遊覽西九文化區，而是在西九文化區觀看粵劇後，會到深水埗吃"豬潤麵"，或再到九龍城訂製西裝。

主席，感謝邵家輝議員提出這項很有意思的議案辯論："拉動內需擴大客源"。在"拉動內需"方面，他在原議案提到政府的財政儲備豐裕，應還富於民，所以很多議員在辯論時也談到最近財政預算案的安排或應否"派錢"的問題。我不會討論這個部分，但他提到"還富於民"、"拉動內需"的大原則一定是對的。他在第二部分亦提到如何擴大客源，所以今天很多議員也特別談到旅遊業。同樣地，"擴大客源"關乎香港如何吸引更多旅客及各類生意，這項大原則也一定是對的。當然，當我們留意一系列的修正案及議員剛才的發言，大家也會發現當中其實帶出很多矛盾。剛才多位議員也提到作為彈丸之地，香港的承受能力始終有限，而以往我們也看到自由行的發展令很多地區出現問題。

兩者應如何平衡和並存呢？

正如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提到，我們應否集中吸引不同國籍及消費模式的旅客來港呢？

當然，在香港經濟最差的數年間，自由行對部分市民或商界有一定幫助，但它始終在很多方面也是一把"雙刃劍"。剛才大家也提到承受能力的問題，而有些修正案也提到應如何放寬措施，令更多內地旅客可以來港。

香港現在討論的電子付費或電子支付，內地早已實行，因為我們只顧賺自由行旅客的錢。

談過旅遊，在零售方面，商界又是否真的可以由衷地接受電子付費，以免訪港的內地遊客感到不便呢？第三，在運輸方面可否進行改革？

這樣如何談得上破格思維，又如何創新呢？行業本身也要學習，不可只顧保障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我們現在希望整體經濟得益，而非單單保障部分既得利益者。否則，即使我們能擴大客源，又是否真的能令零售和運輸等行業得益呢？

主席，邵家輝議員的原議案的主旨是促請政府善用有利的公共財政條件，拉動內需，擴大客源，並且強調政府的財政儲備豐裕，應該推出更多改善民生的措施，藉此還富於民。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認為政府既有大量盈餘，一方面應該投資未來，一方面應該關顧民生，亦應該適當讓市民共享經濟成果。日前當局公布財政預算案的"補漏拾遺"方案，向合資格市民發放現金4,000元。經民聯認為，政府願意聆聽社會的意見，"加碼"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是值得歡迎和支持，希望當局盡快釐清受惠資格和"派錢"方法，讓合資格市民早日受惠，短期內對於拉動內需亦有所幫助。長遠而言，要拉動內需，不能夠靠本地人"塘水滾塘魚"。不論邵家輝議員的原議案，抑或姚思榮議員、田北辰議員和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都要求政府加快增設旅遊配套設施，以提高香港接待旅客的能力和容量。經民聯對這項議題一直非常關注，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善用財政盈餘，加快投放資源，增設旅遊配套設施，適度擴大旅客客源及鞏固香港好客之都的形象。具體擴大旅客客源的措施包括：一、優化內地旅客來港"個人遊"政策，容許內地電子護照持有人經網上申請簽注來港，以便利旅客訪港；二、積極拓展新的旅遊項目，例如當局應該推出更多措施，鼓勵旅客以香港作為郵輪旅遊的上落客點並留港消費，以及增撥資源，讓香港旅遊發展局與鄰近國家和地區共同開發更多"一程多站"的旅遊產品。同時，政府應該積極與粵澳兩地商討，落實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的安排，以促進遊艇旅遊業的發展；三、政府應該持續改善本地旅遊和會議及展覽業的設施，以吸引更多來自新興市場而具潛力的海外旅客來港。此外，政府亦應該致力增加香港的特色景點，進一步增加資源，以保存和推廣香港的傳統文化，並透過在政策法規上拆牆鬆綁，活化偏遠鄉村，以及積極開拓鄉郊生態旅遊資源，以達致旅遊產品多元化。當局應該透過落實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一地兩檢"安排，並且把握未來港珠澳大橋落成後帶來的機遇，採取針對性策略吸引更多旅客來港旅遊和消費，我認為有需要深入探討一番。眾所周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設在今年第三季通車，本會《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委員會正在加緊進行審議。我和經民聯的議員同事都十分認同和支持高鐵香港段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目標，並且期待相關條例草案在本年度暑假休會前獲立法會通過，為廣大市民帶來最大的方便和裨益。因為香港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可以值着高鐵這項策略性基建，進一步加快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進程，無縫對接泛亞經濟圈，有助於香港工商百業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和空間，促進香港長遠發展及提升競爭力。西九站的目標和作用是幫助提升香港成為主要區域樞紐。我們有三跑道系統的國際機場、港珠澳大橋、國際級的郵輪碼頭等對外連接的優質基建，加上高鐵香港段，海陸空運輸系統能夠便利連接到西九，融入廣闊的高鐵網絡。這個由香港海陸空基建形成的區域樞紐的巨大作用，不應該被低估和矮化。從務實的角度看，"一地兩檢"是高鐵通車的必需條件，亦是西九站設計有15個月台的原因。可以想象，發展下去一號月台可能是北京線，二號月台是上海線，三號月台是桂林線，是這樣的概念。這樣可以便利往來不同城市的高鐵乘客能夠直達西九，而在西九站上車的乘客亦能夠自由利用高鐵網絡，可望發揮高鐵香港段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至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關於不正常地在各地區擴大經營奢侈品零售業，以及林卓廷議員的修正案，關於凍結"自由行"的城市數目，向旅客開徵陸路入境稅等建議，與原議案的主旨可謂背道而馳，我和經民聯同事均反對。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感謝邵家輝議員提出"拉動內需擴大客源"的議案。關於如何擴大客源，推動香港的旅遊業，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於2017年10月發表了《香港旅遊業持續發展建議書》，當中羅列了很多見解，容許我藉此機會向政府當局反映一些意見。

我對這些說話感到很失望，議員同事不認同對方的政治觀點或某項措施，可以客觀地提出意見和批評，但用上這類說話只會令我覺得他們是否想藉議會"做個人show"，譁眾取寵，因為我並不覺得說這些話可以為一個人加分，只會令我覺得這個人應檢視個人道德水平是否有問題。

我個人認為，反對派同事用上這類說話來作出指控和批評，他應檢視自己的道德水平是否有問題。

我理解為何"拉動內需"的議題可能涉及關於自由行的討論，但我想再強調和不厭其煩地重申，過去無論是在香港社會或地區的市民，為何會自發地支持2015年的光復行動，又或是反水貨客等行動？理由十分簡單，就是因為自由行和"一簽多行"帶來的破壞，已經影響到當區居民的日常生活。當然，政府後來推出"一周一行"的改善政策，但在北區居住的市民或居民每天受到的困擾，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切身感受。我想在此補充一點：有議員提及當時可能出現一些直接的肢體衝突或所謂比較激烈的行動，我相信道理十分簡單。如果當區居民能夠透過簡單的遊行示威或請願來改變問題，說道理的香港人自然會使用這些方法。當天出現那些行動，說到底，是因為他們在試過很多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但結果也沒有用的情況下，才會採取這樣的策略，最後也因此而變成"一周一行"。所以，關於自由行"一簽多行"的討論，我認為過去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次，至於支持與否，可能涉及是否存在既得利益的問題，又或是關乎固有的立場。所以，我認為無須在此爭論。不過，邵家輝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認為在座各位也應該擴闊一下自己的眼界，不要狹隘地思考，認為拉動內需只是關乎自由行的討論。

甚至有些團體提出，有錢的便可以看，但一個地方的旅遊吸引力，說的甚至是文化，是否應該只有有錢人才可享有觀看黃子華的專利呢？黃子華本人也不同意。到了今天，很多樂迷排隊購買五月天演唱會的門票，但現在擔心的原來不是一票難求，而是電腦系統故障，即使輪候一整個早上也害怕買不到票。

代理主席，我們生活上有很多林林總總的基本制度已經無法應付我們的生活所需，說到娛樂、休閒、文化等，本來是旅遊或一個地方、我們城市的吸引力所在，但今天輪候一整個早上，也購買不到一張五月天的演唱會門票。所謂"炒黃牛"，說的可能只是一些不法商人，或比較有空的人來炒賣，但說到底，現在不僅是炒賣的問題，而是我們的電子系統根本無法應付本地人只是休閒娛樂的生活所需，那麼，我們又如何談論接待旅客的能力和容量呢？

就是在這個星期，有主流媒體拍攝到有的士在蘭桂坊濫收車資、即時提高收費，為何現時旅遊業受到這麼多批評呢？現時台灣評價香港為其中一個最不喜歡前往旅遊的城市，說的不是我們如何依賴單一客源等問題，而是根本在文化上，香港給人的感覺是已經不再具吸引力了。代理主席，我最後想再引用一個例子作結。

不好意思，是日本藝術新星、神隱少女真人版的小松美羽，她剛剛在香港舉行香港首次藝術展，本來這是香港一個吸引之處，便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匯聚香港和多元化，但偏偏我們的討論只是集中於購物，但關於購物，邵家輝議員，我最後想提出一點，現在香港出現的問題是，我們的旅遊業原來並不惠及本地的旅遊業，而是一些中國大陸的商家在香港假冒一些日本牌子，售賣好像是日本製造的產品，然後在同一時間假裝是在香港旅遊。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特別是當特區政府已公布擁有1,300多億元的財政盈餘，我們可以更實在地探討如何善用公共財政資源，並同時拉動內外經濟，讓經濟發展得以持續。有關議案內容主要分為民生和旅遊兩方面，我會集中就旅遊發展的事宜發言。我相當認同原議案提出"加快增設旅遊配套設施，以提高香港接待旅客的能力和容量，並藉著更好的分流減輕旅客給市民帶來的不便，以期能擴大旅客客源"。雖然特區政府表示重視旅遊業，更在財政預算案中額外撥款2億2,600萬元，以落實去年10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表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中的有關建議，但有關如何提高接待旅客能力和客量方面的建議卻有所缺失。因此，針對本港地少人多，旅客承接力出現瓶頸的問題，政府應早日研究有效的分流和疏導旅客措施，以提高容納日後進一步增多的旅客流量的能力。民建聯建議政府研究在邊境地區設立購物中心，並大力發展大嶼山，增設更多元化的旅遊基建項目，以提升香港接待內地居民在港觀光和消費的能力，並紓緩旅客過度集中所衍生的負面影響。同時，亦可為現有及規劃中的新界新市鎮居民提供原區就業的機會，促進地區經濟。我重申，香港旅遊資源有所缺限，特別是天然景色方面，我們並無浩瀚茫茫的草原或名山大川的奇景，縱然加快增建旅遊配套，但仍覺不足。故此，在內部不斷完善旅遊措施及加添新元素之餘，當局亦應該利用與內地密切聯繫的優勢，開拓更多元化的旅遊項目。代理主席，事實上，目前東亞的經濟總量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區域和經濟引擎。因此，世界各地推動旅遊業發展，亦會重點着眼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隨着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動工興建，香港未來可藉"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大力促進香港的旅遊業，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士來港進行商務及休閒旅遊活動。我們亦應重視如何抓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新機遇，"九市兩區"各有不同優勢，只要做到優勢互補，定能加快珠三角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就擴大本港旅遊發展方面，香港與廣東地區位置鄰近，建議與廣州、珠海、中山、澳門和肇慶等旅遊城市加強合作，組成聯盟，讓世界各地的旅客可從香港出發，享受一程多站的新穎旅遊體驗方案。我們又建議特區政府向內地爭取進一步放寬現時144小時便利簽證的規定，以吸引更多國際旅客訪港，體驗一程多站的旅程。

代理主席，剛才我的黨友邵家輝議員，已就他所提出的議案清楚地解釋，政府坐擁龐大儲備及財政盈餘，實在有必要推出更多改善民生的措施，同時亦要加快增加旅遊配套設施，擴大旅客客源，令本港旅遊、零售、飲食、交通、運輸等行業的整體經濟能持續受惠。因此，對於政府在新一個財政年度為旅遊業額外撥款接近4億元，自由黨是支持的。我們亦期望有關措施能支援各界推動旅遊業的發展，重塑香港成為世界級的首選旅遊目的地，並使旅遊業能持續健康地發展。香港的旅遊業面對其他地區的激烈競爭，本身競爭力亦有下降趨勢。根據瑞士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17年全球旅遊業競爭力報告》，在136個國家及地區中，香港、新加坡分別排在第十一名及第十三名，中國則排在第十五名，而亞太地區排名最高的是日本，排第四名。香港十強不入，與日本的差距甚大。日本在短短數年間，成為整體旅遊品質改善最多的國家，在"旅客待遇"和"地面交通便利"項目上排行全球第一，而且在"接待服務"方面也取得極高的評價。

舉例而言，近年市民對具本土特色的墟市和市集感興趣，社會亦有聲音要求當局重新舉辦墟市或特色市集，以傳承社會的傳統特色。自由黨一直主張，政府不應僅僅保留現存的特色墟市或市集，更應因應各個地區不同的情況，協助開拓及發掘一些別具特色的假日墟市。事實上，一般墟市和市集的特點是包羅萬有，在一個小區或小街內包含衣、食、住、行各大元素的服務和商品，因而墟市或特色市集通常能體現地方特色。墟市或市集不單是香港的寶貴文化資產，亦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近年全球興起一股深度旅遊及文化遊的熱潮，本港的墟市及市集理應可佔一席位，成為別具吸引力的旅遊賣點。不過，在努力開闢新商機之餘，當局亦應注意香港個別地區的承載能力。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數字顯示，2017年訪港旅客達到5,850萬人次，為本地人口的7.9倍，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旅客依然佔大多數，超過4,400萬，佔總數的76%。每年數目龐大的內地旅客來港，響起了社會關注本港接待旅客能力的警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2013年12月完成《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該報告評估的範疇包括本港口岸處理能力，以及旅遊設施、酒店及公共交通等方面的接待旅客的能力。該報告預測2017年訪港旅客將超過7,000萬人次，並以該預測數字作為評估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的基礎。舉例而言，該報告指出訪港旅客使用的眾多公共交通工具中，鐵路佔55%。預料2017年即使訪港旅客達到7,000萬人次，仍可大致滿足需求。雖然2017年已過去，訪港旅客未有達到預期的7,000萬人次，但本港接待旅客的能力依然令人擔憂。考慮到香港個別地區的承載能力，內地早於2015年實施深圳居民"一周一行"措施，以紓緩香港人口承載過大的問題。我們認為隨着港珠澳大橋及高鐵的陸續開通，旅客人數只會有增無減。因此，當局必須研究如何開拓更多旅遊景點及交通配套設施，以疏導旅客人流。既要做到吸引更多旅客來港，以增加內需，亦要避免旅客過度集中於某些區域，影響市民生活，這將是特區政府必須努力研究的問題。

這也是刺激香港經濟，協助零售業。

究竟香港人的金錢增加了，會積穀防飢還是會先花未來錢呢？

議案的第二部分才是"主菜"，就是"擴大客源"。

"藉着更好的分流減輕旅客給市民帶來的不便"，這也是要支持的。

但此項議案令我特別仔細考慮的是容量的問題。

還是應該設限呢？這才是我們要深思的問題。2014年發表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預測，2017年訪港旅客將會上升至7,000萬人次。

從自由行計劃放寬不同省市的旅客來港，至2003年後的"一簽多行"計劃，訪港的內地旅客人數以倍數上升，由2003年的846萬人次增加至2014年高峰期的4,725萬人次。

當單一客源的數字呈下跌趨勢，香港旅遊發展局才會開始提出點子來擴闊客源，到俄羅斯或其他地方宣傳香港。

其實"拉動內需擴大客源"，說到底就是"大小通吃"。事實上，在拉動內需方面，大家也希望能增加本地消費，而擴大客源則是吸引更多遊客來港消費。

然而，在拉動內需方面，其實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的國家，國家在數年前也曾大力提倡擴大內需。其實提升和拉動內需的重要性何在呢？第一個原因是當年國家人民的總存款達20萬億元，而另一個原因是為了穩定整個經濟結構，因為內需相對較為穩定。如果過分依賴外界的經濟需求，當其他國家經濟衰退時，我們便會直接受到影響。這兩項是主要原因，而當然還有另一種說法，就是我們國家擁有13億人的市場，所以內需代表的是13億人的市場。我記得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時，很簡單，我想到的是每人每天會擠兩次牙膏，早晚各一次，一天便等於13億次乘2，即大家會擠26億次的牙膏。換言之，其實需要大量生產商才能滿足這種需求，整個市場也會很蓬勃，大中小企均能立足。

但無論如何，拉動內需永遠也不會錯，尤其是當大家看看香港近年的經濟，其實情況不壞，數字持續上升，長期保持低失業率。根據最新數字，我們的財政盈餘達1,400億元，而財政儲備亦有過萬億元。大家也會問，究竟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刺激內需？當然，除了今次財政預算案公布的退稅、退差餉及"雙糧"外，其實還有剛公布派發4,000元的補漏措施，相信也能發揮一定提振作用。然而，我們必須要問，今時今日，我們是否缺錢？香港並非缺錢，但仍遇到很多問題。

事實上，香港的工時實在太長，冠絕全球。"打工仔"上班然後下班，早出晚歸，回家後只是吃飯、洗澡、睡覺，又怎會有時間消費？此外，大家由年頭到年尾苦苦等待，才有數天假期，但由於香港的壓力和生活指數太高，大家均以"走難"方式去旅行。以"走難"方式去旅行並非指大家要攜帶大包小包，而是大家的心態是要避難，避開香港的高生活指數及壓力源頭。因此，人人也選擇去旅行，擔心留在香港就會如我昨天所言般收到老闆的電話、短訊，令假期有等於無。同時，關於17天公眾假期的問題，大家其實也知道增加假期理論上可以刺激消費。雖然我剛才說大家放假時大多會外遊，但問題是如果工時減少，便會有較多人願意選擇在這些假期留港消費。另一點是關於錢的問題。關於錢的問題，其實大家必須留意，香港工會聯合會在兩個月前公布由2004年至2017年，在扣除通脹後，每年實質工資平均只有0.2多個百分點的增長，其實少得可憐，反映香港的經濟結構極不健康，即是說資產收益遠高於生產力收益的增長，而這是很重要的關鍵。同時，在某程度上，這亦反映樓價和租金升幅較工資升幅快。事實上，大家可以想象，那些買了物業並正在供樓的人基本上是為銀行打工，而那些租樓的人其實亦是為業主打工。事實上，香港"劏房"的呎租已經直迫豪宅，令一群原本既有消費力又有需求的人無法外出消費。大家經常說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反映的是基本生活開支，例如"柴米油鹽醬醋茶"或"衣食住行"等，但問題是這些開支是否平均分配呢？單單在住屋方面，已佔去很多"劏房戶"或租戶的工資四成以上，他們還有甚麼餘錢可消費？另一方面，我們剛才提到"綠置居"或居屋，由於兩者均與市價掛鈎，其售價越來越偏離市民的負擔能力。住屋問題未能解決，市民又何來金錢消費？代理主席，剛才很多議員均從民生角度理解拉動內需和擴大客源，於是牽扯到接待旅客的能力。

代理主席，1990年4月5日，差不多是這個時候，香港有一齣電影上映："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當年上映時，輕鬆取得千萬票房，而這齣電影的最大特色，莫過於令香港電影打進台灣。據黃霑在事後的訪問表示，他在寫作"滄海一聲笑"一曲時，曾經參考一些典故，看看如何撰寫這歌，他發現古時作曲有一說法，就是"大樂必易"。結果，他採用一個最簡單的旋律寫了"滄海一聲笑"。這首歌在台灣也輕易取得非常亮麗的成績，令其他華人社會對1990年代的香港有更多認識。我也不數算太遠的日子，大家也知道，1980年代的電影有許冠傑的"最佳拍檔"系列，及至1990年代有不同的電影，然後就是周星馳的電影。

他們就以文創的力量，引發外地遊客對當地的興趣。

我剛才提及的"滄海一聲笑"，甚至在當年金馬獎影展獲得獎項。如今，就是2018年，香港的文創又如何呢？

當中設計業的表現尤其搶眼，2005年至2015年期間，其增加價值由10億元上升至41億元，增幅達314%。

如果我們認同每個城市也應有其軟實力，而建立軟實力最需要的是"內涵"的話，那我只能說：抱歉！我們近年在香港看到的，是不同創意產業均面對非常大的挑戰，身處嚴冬中。大家也知道，在工廈有不少朋友正在掙扎求存，他們還要日防夜防，免被指違反地契。有些朋友在工廈舉行音樂表演，竟被拘捕、封鋪。

兩者是絕對有關係的。

在八九十年代，我們有最熟悉的明星，當時香港仍有"造星"的能力，我們真的有一些明星。明星是否與城市的魅力有絕對關係？事實上，在當年文創產業最蓬勃的時代，我們不用擔心本地的旅遊業。

香港的故事很吸引，遠在西方的朋友，對香港那種莫名的東方文化感到好奇，就近的華文社會有不少創作以我們為題，他們對我們城市密集的霓虹光管，被那種神秘、值得探索的城市味道吸引。

香港是否還有其他地方值得翻新的呢？

當年本港作家倪匡，也因為這個村的名字而創作了"衛斯理系列"的小說，不少華人社會對"衛斯理系列"也非常熟悉。

這是一項長遠投資，提供空間及政策配套。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好，這正是香港的軟實力。

究竟增設旅遊配套是否真的可以改善民生，還富於民呢？事實上，除了業主、商戶、大財團和連鎖店集團會受惠外，這些措施怎樣真正還富於民呢？怎樣還富於全港343萬名"打工仔"呢？

此外，全港有1%的"打工仔"每周工作更超過75小時，情況相當誇張。上述數字已扣除了在港工作的外傭，亦不包括用膳時間。當中涉及的工種，就是邵家輝議員提到的旅遊、零售、飲食和運輸等行業。究竟所謂經濟得益，除了養胖了老闆外，為這些行業的勞工帶來多少健康、情緒和家庭問題呢？正正是這種只講求發展、發展、再發展的思維，不知道連累了多少勞工。好一句"勞力是無止境"，面對無止境的慾望增長，如果不改善勞工權益，便只會繼續壓榨勞工，為老闆賺大錢而已。

我們討論發展旅遊業，經常強調要發展、提高GDP、創科化、再工業化和"一帶一路"等，但香港市民是否真的可全面受惠呢？如果沒有合理的勞工權益，343萬名基層工人又如何從中得益呢？"拉動內需擴大客源"這項議案，說得坦白些，就是商界認為勞工的薪酬已包含被責罵、被剝削、加班至夜深等，全部也是必然的。在邵家輝議員的眼中，也許根本看不到服務行業的勞工的存在。為何我們看不到身邊服務我們的人是人呢？究竟甚麼政府政策和文化制度叫我們無視別人的需要呢？正正因為有些人的眼中可能只有錢。再者，除了顧及勞工權益外，本地的承受力也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不能輕言大幅增加旅客量。內地旅客湧港衍生的問題，官員及只重視經濟的議員與市民的切身感受經常有落差。官員和商界認為只要增加設施，旅客再多也可以應付，但其實市民在過去10年已經不斷抱怨被壓榨，很擔心若旅客人數再增加，他們的生活就會受到影響，或是已經正受到影響。在2014年，立法會資料研究組一項有關個人自由行研究便就此提供了答案。當時蘇錦樑局長只着眼於本港旅遊基建接待旅客的承受力，而研究簡報則認為社會承受力同樣重要，因為這是直接接觸市民生活的範疇。我們發現政府圍繞內地旅客問題的認知有偏差，這也是過去一段時間裏民怨未能紓解，反而愈見激化的原因之一。代理主席，光談拉大內需，卻不關心市民......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想提醒議員，這項議員議案的議題是"拉動內需擴大客源"，議案及修正案的主要內容是關於旅遊業及其配套措施。我留意到邵議員剛才發言的內容，最少有七成是與提升勞工權益有關。我不想打斷議員發言，但希望議員集中討論議案的內容，使辯論更為聚焦。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對於姚思榮議員的修正案和他剛才的發言，我感到非常鼓舞，而姚議員對香港旅遊界的看法和願景，我也是非常認同的。田北辰議員剛才提到要開放更多地下空間，以及擴大零售業的地方等建議，也是非常值得支持的。

至於郭家麒議員及林卓廷議員的修正案，我則有點保留。因為郭家麒議員曾經提到，對於不同區域若干不正常的奢侈零售業，政府應作出規管和改善情況，而香港既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只要商戶取得合適牌照，應可選擇在香港不同地方經營。假如我支持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便會與我的原議案背道而馳，所以我相信這方面會有些困難。此外，林卓廷議員提及，他希望當局凍結"自由行"城市數目，考慮將"一周一行"改為"一年八行"，以及開徵旅客入境稅等。

代理主席，我很感謝邵家輝議員今天提出議案，亦很感謝多位議員就議案提出修正案或在辯論期間發言。現在讓我綜合回應各位議員在辯論期間提出的意見。行政長官在去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及財政司司長在上月的財政預算案內提出多項促進經濟發展、改善營商環境的措施。當中多項措施旨在改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務求讓施政更貼近民之所急。我在此不再重複有關措施的內容。我相信在座多位議員都同意，香港經濟基礎現時十分穩健。2017年，香港經濟持續顯著擴張，全年增長達3.8%，是6年來最大增幅。環球經濟持續向好，訪港旅遊業表現亦持續改善。整體訪港旅客人次於2017年增長3.2%，第四季更按年升6%。零售業總銷貨價值亦在2017年全年升2.2%。整體而言，外圍經濟前景目前大致正面，而本地就業及收入情況良好，消費意欲暢旺，短期內可望繼續為內部需求提供動力。雖然香港經濟指標展望持續向好，政府仍會積極做好"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推動創新。上月公布的預算案提供有力的財政資源，以超過500億元支持創新及科技發展，當中包括加大力度支持數碼港及科技園公司的培育計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高度發達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業，是開拓金融科技的理想地方。政府將繼續致力推動本港金融科技發展，讓業界試行創新業務。預算案的措施包括向數碼港撥款2億元，加強支援初創企業，包括金融科技初創企業，以及預留5億元，作為未來5年推動金融業發展的專用款項。在支付方面，香港一直以來都擁有發展成熟的電子支付生態，盛行多種不同的電子支付工具。我們亦樂見本地不少商戶也反應敏捷，越來越多店鋪接受內地和海外支付工具，讓旅客以最適合、最方便他們的支付方式消費，相信能帶動零售業增長。此外，我們亦會推動措施支持不同業界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為經濟注入新動力。香港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提供基建投資和融資，以及專業和法律等所需服務，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連繫起來。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指出，政府十分重視旅遊業的發展。我們在制訂《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的過程中，一直與業界保持溝通，並致力回應他們的關注。多位議員在辯論期間提出很多意見，當中不少已反映於我們的《發展藍圖》中。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同意，我們的共同願景及目標是全力將香港發展為世界級的首選旅遊目的地，讓行業得以平穩、健康及持續發展。為此目標，政府在2018-2019年度為旅遊業額外撥款3億9,600萬元，以便落實《發展藍圖》就開拓旅遊產品、支持景點及業界發展、推動智慧旅遊，以及提升業界專業服務的相關措施。第一，我們會繼續開拓多元化的客源市場，集中吸引高增值過夜旅客來港。在辯論期間，發言的議員及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大都認同，我們最重要的目標不單是維持旅客人數穩定增長，開拓更廣闊的客源市場也非常重要。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等交通基建落成後，來往香港與珠三角將更省時，有助促進三地旅遊業的合作和發展。但是，要達到促進旅遊和經濟發展的目的，我們要落實高鐵"一地兩檢"安排。高鐵網絡將香港和全國各地城市聯繫起來，大大幫助香港旅遊業界開拓新的旅遊市場。此外，我們亦要把握大灣區發展及"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我們會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在今年年底舉辦以"一帶一路"倡議與大灣區發展為雙主題的旅遊合作論壇及商業配對會議，邀請沿線國家和地區旅遊部門及旅遊業界參加。論壇將有助各地政府互通信息，各地業界展開業務對接和合作，並加強香港作為區內旅遊樞紐的地位，協助香港旅遊業界開拓客源市場。此外，我們會支持香港旅遊業議會帶領本地旅遊業界到訪大灣區，讓業界加強與內地業界合作，開拓更多商機。我們並會支持旅議會設立新網上資源平台，協助業界掌握關於"一帶一路"及大灣區旅遊資源的資訊，以開發更多旅遊產品，開拓客源市場。第二個發展策略是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國際特色的旅遊產品及項目，並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會議展覽旅遊目的地、地區郵輪樞紐及亞洲盛事之都的地位。在辯論期間，多位議員提及文化創意、歷史古蹟或綠色深度遊等，這些都是我們的發展方向。我們會與創意媒體院校合作，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和創意媒體藝術，透過手機流動應用程式重現景點的歷史面貌，讓旅客即使身處現代都市，也可感受具豐厚歷史文化的景點，體驗其歷史面貌和當時的社區文化，加強旅客在香港的體驗。我們亦會在中環海濱設置具藝術特色的燈光裝置，以加強維港和海濱長廊的旅遊特色。此外，我們會以跨界別協作模式，透過獨特的街頭創意藝術裝置及活動、本地原創動漫畫人物、多媒體和創意科技等，將深水埗和灣仔區發展成別具吸引力的旅遊社區，吸引旅客到訪，達到分流效果。我們會在西貢鹽田梓推出一個結合藝術、文化、古蹟及綠色旅遊的活動，透過舉辦藝術文化活動和展示藝術作品，讓旅客體驗獨特的客家文化及自然風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旅遊亦是我們的重點之一。漁農自然護理署會夥拍旅遊事務署在未來數年分階段完善本港部分熱門及具旅遊潛力的行山徑的配套，包括資訊牌、行山徑連接和實時天氣顯示屏幕等，以提供更便利旅客的設施。我們初步選定10條行山徑，將加強其旅遊配套設施，其中包括曾獲國際媒體推薦的熱門行山徑，例如港島區的龍脊、西貢區的麥理浩徑，以及景色優美但未為海外旅客熟悉的行山徑，例如北區的烏蛟騰至荔枝窩一段、大嶼山的鳳凰徑第二段等。漁護署亦會更新和豐富關於行山徑資訊的網頁及流動應用程式，並加設社交平台分享及相片地理標記功能，方便旅客分享綠色旅遊資訊。在辯論期間，議員表達對會議展覽業的關注。香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會展業確實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推動商品和服務業的發展，同時吸引高消費過夜商務旅客訪港，為香港帶來大量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為擴展會展場地，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決定拆卸灣仔北3座政府大樓，將該用地改建為會展設施，並與現有會展中心連為一體，加強香港在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及展覽的競爭力。同時，我們會繼續推展在沙中線會展站上蓋興建會議中心的計劃，並會繼續探討擴建其他現有會展設施的可能性。在推廣會展旅遊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向旅發局撥款，吸引更多具規模的國際會展活動及中小型會展及獎勵活動在港舉行，吸引更多高消費的會展旅客來港。我們亦會致力吸引不同種類和嶄新的盛事和活動在本港舉行。剛才有議員建議政府應研究發展地下空間、文化創意園區和多用途道路活動場地等，這都與我們爭取更多場地舉辦盛事的目標一致。如有合適建議，我們會加以考慮。郵輪旅客亦是我們積極爭取的目標客群，我們會鼓勵郵輪公司調配更多郵輪到港，推動郵輪客源市場多元化，並聚焦透過飛航郵輪計劃及提升在華南地區市場的滲透率以加強香港的競爭力。至於旅遊硬件方面，政府一直努力不懈發展和改善香港旅遊設施，並從多方面着手提升競爭力。我們會支持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項目，推出具本地特色的全新立體投射水上光影表演。至於全天候水上樂園和兩間新酒店，預計會在2018年至2021年陸續落成。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亦正積極推行擴建及發展計劃，多項新設施將在今年至2023年期間陸續啟用，當中"魔海奇緣凱旋慶典"舞台表演將率先於今年5月在探險世界的全新戶外表演場地推出。我們會探討並協助有興趣的國際品牌把不同類型的旅遊設施引入香港，以豐富旅客體驗。第三個發展策略是智慧旅遊。我們將設立一個新的智慧旅遊着陸網頁，為抵達香港國際機場、高鐵西九龍總站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旅客，提供旅遊及交通資訊，以提升旅客的旅遊體驗和便利他們到不同景點遊覽。當旅客使用上述場地提供的Wi-Fi服務時，可連接網頁獲得資訊，包括旅客身處場地的設施、往來旅遊熱點的交通資訊、酒店及零售設施的資料等，以協助旅客規劃行程及在港活動。此外，利用資訊科技提升營運效率及競爭力是大勢所趨。我們早於2016-2017財政年度已撥款1,000萬元，透過旅議會設立"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自計劃推出以來，旅議會已批出合共約宗申請，業界反應熱烈。有見及此，我們在2018-2019年度向旅議會額外撥款3,000萬元，以繼續推行並優化計劃，鼓勵更多中小型旅行社利用資訊科技裝備自己，包括提高服務質素、加強資訊系統保安，以及改善入境旅行團人流管理等。最後一個重要的發展策略是提升旅遊業服務質素。我們正全力推動成立旅遊業監管局的立法工作，爭取立法會加快審議並盡快通過《旅遊業條例草案》。旅監局早日成立，將可全面規管旅行社、導遊及領隊，有助加強打擊議員剛才表示關注的業界不良行為，為旅客提供更佳保障。《條例草案》已在相關法案委員會審議近1年，我們希望法案委員會能盡快完成審議，以便早日通過《條例草案》，從而有效處理零負團費引起的問題。為了加強旅客對香港旅遊業界的信心，我們會繼續透過旅發局加強在內地宣傳優質誠信旅遊和"優質旅遊服務"計劃。業界的參與同樣重要，我們會繼續支持旅議會加強旅遊業人員的培訓，提高行業服務質素。我注意到有議員提及檢討自由行和"一周一行"政策，以及向入境人士徵收陸路入境稅。相關建議影響深遠，我們認為應審慎考慮。我們一直採取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處理旅遊業相關問題，致力平衡行業對香港經濟及民生的影響。事實上，"一周一行"措施實施後，有效降低以往1周甚至1天來港多次人士的訪港次數，並針對性打擊個別持內地旅遊證件來港的職業水貨客。日後，我們會繼續觀察情況，並就整體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的安排與中央政府保持緊密聯繫。至於興建邊境購物城、公共交通行李限制和嬰幼兒配方奶粉出口限制，即所謂"限奶令"檢討等的建議，不少與水貨問題有關。針對水貨活動，不同執法部門一直採取多項應對措施，包括向在公眾地方擺放貨物而造成阻街的水貨客發出告票；在水貨活動黑點加強街道清潔服務，並向違反《定額罰款條例》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拘捕涉嫌從事水貨活動而違反逗留條件的內地訪客等。至於入境旅行團為地區帶來不便的問題，政府連同旅議會不時與業界代表會面，促請他們接待入境旅行團時注意秩序，並呼籲他們善用資訊科技加強人流和車流管理。政府亦正就旅遊巴士違例情況加強執法，並研究及推出不同措施，以鼓勵更多旅遊巴士正規泊位，包括在合適地點增設路旁上落客點和停泊位供旅遊巴士使用、透過批出短期租約停車場供旅遊巴士停泊、在一個短期租約停車場試行提供旅遊巴士半小時泊位優惠等。就未來發展方向而言，我們在避免對本港居民生活構成不便的前提下，會繼續研究不同方案以吸引高增值訪客來港，並適當增設旅遊配套設施，提高香港接待旅客的能力。最後，我感謝議員在辯論中提出很多寶貴有用的意見。我們會繼續適度有為，調配資源，做好各項改善民生的工作。我們亦會與旅遊業界攜手，鞏固香港作為旅遊勝地的地位，並且致力推動創科發展及支援新經濟項目，以促進香港整體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

我現在請郭家麒議員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邵家輝議員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就邵家輝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拉動內需擴大客源"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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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拉動內需擴大客源"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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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田北辰議員就經姚思榮議員修正的邵家輝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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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請各位轉往講稿第12頁。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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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林卓廷議員，由於姚思榮議員、田北辰議員及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姚思榮議員、田北辰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邵家輝議員議案。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